主席，多謝范國威議員替我傳召議員回來，一起分享我對這份財政預算案的解讀和寄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社會民生上，我們果敢地投入資源，着力去解決問題。

第23段提到："為了把握機遇，我們必須正視制約香港經濟以至社會發展的土地和人力問題"；第29段則提到："香港的土地和人力問題，不能單靠財政資源解決。面對社會上不同的聲音，我們不應迴避，而應該抱着'求大同、存大異'的精神，以務實理性的態度凝聚共識，攜手化解這些制約......

何君堯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這數項前提令我對這份預算案寄予厚望，但我認為司長的做法未能達致全面破格求變。我想跟司長分享3個環節，因為其他環節已由其他同事勾劃出來。

今屆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在大嶼山中部水域作過萬億元的投資，會先填海，後建設，涉及的款額接近6,000億元至7,000億元；再加上其他開支，最終的開支將會超過1萬億元。在土地供應方面，我接受香港有需要移山填海，但問題是現在只是單純填海，卻忘記了傳統的土地供應是來自岸上的。

然而，我們不能夠忘記的是，我們仍有大量陸上土地。如果從審慎理財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1,000公頃土地——這是我為上星期舉行有關土地供應的公聽會所計算的數字——如果以每平方呎1,400元來計算，所涉款額也只是1,400億元，與現時交椅洲填海計劃的預算開支相同，唯一的分別是如果我們用心徵收陸上土地，我相信時間會較快。

如果政府願意"手鬆"一點，任何一塊土地的擁有人都會樂意把土地交還政府。只是政府在賠償方面一直過於"手緊"，不願意與土地擁有人分享經濟成果，以致出現一個所謂"死結"。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在這個問題上破格求變，研究有甚麼誘因可令土地擁有人更願意拿出手上的土地供政府發展，然後共享經濟成果。

香港除了外來的碳粒子及污染物質之外，本土的污染來源有兩大類別，包括剛才提過的發電廠，其次便是汽車。

我認為政府應該全力以赴，既然有關政策在1990年代已經開始實施，只是在兩年前作了修改，所以現在是時候重新檢視能源政策，放棄使用fossil fuel並改用電力，研究如何配合有關的政策，否則市民會無所適從。談到"一換一"計劃，這是良策。現時的路面有限，車位不足，但在研究車位供應問題時，政府當局卻推說受《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限制，未能拆牆鬆綁。

香港政府必須着力減排或解決道路擠塞的問題，不要忘記香港的碳排放量須由2015年的每人6.6公噸減至2030年大約3.5公噸。

這是數字問題，聰明人會這樣計算，但更聰明的人亦能夠看得穿。

上述3點都是我想與司長分享的，而餘下約1分鐘時間，我想跟他談談政府撥款。

主席，記得財政司司長就上一份財政預算案回應行政長官的理財新哲學時，表示會"善用盈餘、為香港投資、為民紓困"，又特別解釋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的關係，以回應有關公共開支不超越本地生產總值20%的財政預算準則。司長表示要"面對社會和經濟多方面的需要，公共財政也需要積極回應"，因此將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稍為提高至21%。對於這項積極回應，我非常興奮，甚至可以說是"瞓身"支持，但原來卻是表錯情。翻看今年2018-2019年度的修訂預算，原來1%的"積極回應"是預算錯誤，公共開支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只有20.2%，與過往無大分別。究竟財政司司長所執行的所謂理財新哲學是指甚麼？我很擔心，理財新哲學只是一些口惠而實不至的口號。政府的理財哲學由始至終都是"經濟發展優先，民生放在一旁"。政府的首要角色是推動經濟發展，所以今年財政司司長採取的大方向也是"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

更大問題是，香港政府多年來一直瞞騙市民，不斷推動經濟發展，以高地價政策配合極低稅率，將賣地收入投放在基建之上，多年來不斷積聚公共儲備，"利民生"卻一直未有兌現，這不是瞞騙是甚麼？

但是，同一時間的民生數字如何？

貧窮人口一直佔整體人口約五分之一，政策介入後仍有約100萬人屬貧窮人口，包括34萬名長者，18萬名兒童。另一方面，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香港僱員每周工作中位時數為44.3小時，150萬名"打工仔"每周工時高於44小時，當中65萬名"打工仔"更高於52小時。要注意的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是每周工作40小時。政府曾承諾有需要的市民3年可以"上樓"，但今年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或會突破6年。香港市民的居住情況是越住越貴，越住越細。被評估為需要長期護理的長者，其輪候政府津助及合約院舍的時間不斷延長，現時平均輪候時間已超過3年，每年約有6,000名長者在輪候期間死亡。主席，這些數據說明了甚麼？香港經濟不斷發展，但民生根本沒有改善，甚至乎惡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句說話，很可惜已經破產。香港的核心問題不是經濟發展欠佳，而是社會分配不均及分配不公。要改善民生，就要改善社會分配，而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本來是改善社會分配的最好工具，但現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卻成為延續、甚至是強化這種分配不均的工具。香港政府現時財政儲備超過10,000億元，儲備水平達到26個月的政府開支，明顯過高。這些本來屬於市民的公共資源，政府卻多年來沒有好好運用，繼續維持保守的財政理念，不斷累積儲備。近年來更在稅率偏低的情況下為企業減稅，變相削弱政府作二次分配的能力。財政盈餘則以"派糖"措施，還富於富，為富人減差餉、減利得稅、減商業登記費，擁有越多物業，獲得的"糖"越多。減差餉最大的得益者是地產商及擁有大量物業收租的人，減利得稅正是協助能在市場中賺到錢的商界。基層市民平均每分得1元，有錢人就分得4.7元，這就是造成貧富懸殊的原因。分配不公、分配不均，這不是我個人感受，亦是大眾的觀感。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部分市民都見到特區政府如何不合理地分配公共財富，以及如何重富輕民。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4月2日公布了市民對於預算案的評價結果，滿意率淨值為-33%，對預算案滿意度評分為42.5，是2003年以來的新低。宏觀審視香港的經濟情況，有62%人認為香港財富分配不合理，而滿意政府理財策略的人只有22%，不滿意比率是48%，滿意淨值是-27%，市民的不滿顯而易見。主席，"派糖"可能已成為政府的不成文習慣，政府過去十幾年來均以一次過"派糖"方式"泄洪"。過去10年，政府花費在"派糖"上的開支，一共超過4,000億元，這是甚麼的公共理財哲學？甚麼的公共理財政策？花費大量的行政開支、時間、人力等要求市民報稅、收稅，然後再花費大量公帑、人力物力去退稅、退差餉。另一方面，極多香港的弱勢人士、不能自助者，卻要活在貧窮中，捱生捱死，又或是不斷等候各種社會服務，安老院舍要等、殘疾院舍要等、急症室要等、做手術要等、要藥救命要等、面對家暴想要住宿服務都要等。政府一直聲稱土地限制嚴重，以此來合理化填海造地，合理化社會福利和醫療設施不足和資源投放不足等問題。事實上，政府每年賣地，每年透過賣地賺取收入，富豪打高爾夫球可以佔用相當於整個荃灣面積的土地，政府卻告訴市民沒有土地，因此未能增設院舍，未能為兒童增設住宿服務設施，未能增設醫院等。

土地空間分配不均才是問題的核心。官員又說，賣地收入是政府其中一項重要收入，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必須留意的是，政府以公帑投資，為何不把投資盈利放回庫房作公共開支，為何現時放回庫房的比例這麼低？再者，政府年年"派糖"，多年間已用了4,000億元，今屆政府更減利得稅和薪俸稅，這表明甚麼？

政府實不應再以無地這說法來推諉責任。從預算案可見，政府未來會繼續瘋狂進行基建，每年的開支將增加1,400億元以上，表面上是為未來作長遠投資，但卻依賴以非經常收入支付經常的基建開支，最終必然會形成尾大不掉的財政包袱。正如一眾鄉紳在車公廟求籤所得的籤文所說："石田為業喜非常，畫餅將來未見香；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不充腸"。向基建和地產傾斜，正是以"石田為業"。

主席，在財政司司長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醫療開支增加了......政府對公營醫療作出承擔實在責無旁貸。我曾經撰文講述，政府與醫院管理局欠缺前瞻性的規劃意識，也沒有因應人口增長增加醫療資源。以病床為例，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在2003年SARS發生前，公營醫院共有29,539張病床——其實當年已不足以應付需求，我們當年也要增加病床和帆布床——在SARS發生後的5年間，累計減少了2,667張病床，原因相信是為了預防感染，增加病床之間的距離和改建隔離病房等。直至2017年，只是回升至28,335張病床，仍未回復到當年的水平，其間人口卻增加了66萬，人口亦老化，病房不爆滿才怪。

我找到30年前的年刊，發覺病床數目真的減少了，但其間醫生人數由3,800名增至6,072名，增幅超過50%，護士也增加了37%。

每年流感高峰期病房爆滿，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的苦況，都成為新聞焦點。今年更有公營醫護團體先後舉行申訴大會，公開表達不滿，繼而醫生也警告，如果當局不加以理會，將會爆發醫療安全問題。如果再不糾正人手編制和資源錯配問題，將會嚴重影響同事的臨床工作及服務質素。然而，政府只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非解決問題。我想引述去年9月發表的彭博醫療效率指數，香港得分最高排名第一，而且是連續數年排名第一。這指數是計算人均壽命及人均醫療支出佔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以及人均醫療實際支出。總之，人均壽命越長，醫療開支越低，得分便越高，而得分越高表示越有效率。香港人均壽命全球最長，或多或少與醫療質素有關，而香港大部分長者依賴公營醫療，公立醫院亦提供全港九成的住院服務。用一個比較通俗的比喻，香港公營醫療其實是以"庶渣"價錢，提供燒鵝味道的服務。另一方面，病房爆滿，病人輪候時間長，病人得不到適切照顧。我們都知道有這些問題，但醫療效率指數未能反映有關的情況。

前線醫護人員在壓力下瀕臨崩潰，他們表示公營醫療不可繼續這樣下去，既要快又要好，還要便宜，他們真的做不到。所以，我們提出問題，但政府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前線醫護人員的不滿聲音加上社會輿論，令政府知道要做些事。行政長官繼去年後再一次性撥出5億元給醫管局應對流感高峰期。今年的預算案更額外增加醫管局的經常撥款，以提高醫護士氣及挽留人才。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責成醫管局必須妥善規劃和管理公立醫院服務，採取及時有效的措施，應對流感高峰及其他可能出現的公共衞生挑戰。我很期待政府與醫管局顯示改革醫管局的決心。除了增加撥款外，政府會預留100億元設立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以備醫管局面對突發情況需要額外開支的不時之需。

我想講述這建議的由來，以及我們期望如何運用這筆款項。眾所周知，政府理財一向量入為出，"睇餸食飯"，醫療撥款的金額是視乎政府庫房的盈餘而非需求而定。根據庫務署提供的數據，政府在回歸後自2003-2004年度起，連續5年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都較2002-2003年度減少，直至2008-2009年度才重新超越2002-2003年度的水平。當年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科網爆破，經濟轉壞等問題，因此政府在2001年至2004年出現財政赤字，2003-2004年度財政儲備只能應付政府13個月開支。為求盡快達至收支平衡，政府削減多項公共開支，包括醫療開支。

如果當時政府成立一個100億元的醫療撥款穩定基金，該5年的醫管局撥款最少可以維持在2002-2003年度的294億元水平，甚至因應需求增長而增加撥款，醫管局便不會因資助減少而出現剛才所說的"肥雞餐"和關閉護士學校的情況，從而影響服務。有見及此，我在2017年9月18日致函財政司司長，建議成立公共醫療撥款穩定基金，而袁國勇教授及龍振邦醫生亦在2018年2月12日向財政司司長建議，一次性撥款500億元予醫管局作為種子基金，以年息約5%計算，並把基金利息靈活運用，但2018年預算案沒有採納我們的意見。

最終今年的預算案採納了我們的意見。財政司司長在公布預算案時指出，經濟前景不明朗，外圍因素惡化，預期政府收入未必如過去數年般理想。

坦白說，我期望醫管局最好不要動用這筆錢，政府能夠持續穩定地承擔公營醫療開支。長遠來說，公共醫療經常撥款一定要保持穩定。醫護界是最講求穩定的一個行業，無需很大的增長，但應該採取以人口為基礎的撥款模式，這樣做更能切合市民需要。有人建議用基金來發展基層醫療或其他新服務，但我不敢苟同。

今年的預算案亦額外預留50億元，加快添置醫療設備及引進尖端儀器，以及提供培訓，這有助提高效率及醫療成效。我亦歡迎向關愛基金和撒瑪利亞基金額外注資，支援不常見疾病，包括罕見疾病和末期癌證病人，紓緩病人因長期使用極度昂貴的藥物及支付昂貴診斷檢查費用的財政壓力。不過，我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張超雄議員的建議，制訂政策支持罕見病患者，因為他們的特殊情況在現時機制下未能獲得全面處理。此外，即將投入服務的葵青地區康健中心獲撥款超過1億5,000萬元，我很關注這項試點服務如何與現有基層醫療服務相協調。會否減輕公營醫療的壓力呢？

我原則上支持長者醫療券累積金額由5,000元增至8,000元。不過，按照衞生署的統計數字，2015年至2018年共接獲160宗涉及醫療券的投訴及媒體報道，當中包括懷疑詐騙、不當申報、濫收費用等，加上醫療券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廣、市場越來越大，衞生署必須檢討計劃成效，加強監管，否則我們無法解決長者繼續被騙錢的情況。總體而言，政府必須確保對醫療資源有長遠而穩定的承擔、必須有前瞻性的醫療規劃，醫管局及各聯網也必須積極檢討規劃及管理水平是否合理。以應對流感高峰期為例，我多次指出，政府要為醫管局提供足夠資源，包括金錢、地方及人力。然而，我重申，撥款不是投放在大家關注的內科、兒科、急症室等部門。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每年4月立法會大樓旁邊的樹長出木棉花，便提醒我立法會到了盤點政府財政預算的日子，當中包括人手編制、開支預算、成效指標和時間表等。

預算案開支未有因經濟預期差而減少，自2019-2020年度以後的5個財政年度，公共總開支預計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介乎21.6%至22.7%，對比上一年度預測的21.2%至21.8%更為進取。自上一年度起，財政司司長秉持特首的理財新哲學，打破政府過往公共總開支不超越本地生產總值的20%的準則，在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採取前瞻性和策略性的理財方針，投資未來，為市民紓困。財政司司長今年將824億元房屋儲備金分4年回撥政府帳目，撇除回撥效果，未來5個年度有3個年度均出現赤字預算。本年度赤字預算為38億元，2021-2022年度預測赤字為157億元，2022-2023年度預測赤字是151億元，相比2017-2018年度的1,340億元盈餘，不可同日而語。主席，未來數年我們要勒緊褲頭過日子，既然未有好辦法開源，更要做好節流。近年大型基建超支，納稅人流失的血汗錢相當可觀。以動工以來一波三折的沙中綫為例，主體工程至今已超支165億元，連同前期工程追加撥款8億5,000萬元，最少超支173億元。如果經濟環境好像早兩年那麼好，有過千億元盈餘，在財政上社會尚可承受，但觀乎未來數年政府相對"手緊"，如果再有大型工程嚴重超支，屆時政府仍要維持進取的開支預算，恐怕財政司司長會很頭痛。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和多個新發展區項目陸續推展，立法會已就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研究召開公聽會，政府當下一定要在工程監督和成本控制方面多下苦功，以免因超支、項目管理等問題遭人口實，阻礙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的事情。代理主席，今年預算案對新界鄉議局而言缺乏亮點，未有回應鄉議局提出豁免新界行車隧道費，以及設立50億元鄉郊建設基金的建議。我也沒有看到政府針對鄉郊建設增撥資源，為此感到失望。既然沒有新話題，我唯有回顧一下政府去年和今年就我的界別做過甚麼工作。自從我擔任鄉議局主席以來，不斷有村民向我投訴，申請丁屋和重建村屋的審批過程十分漫長，比輪候公屋還要長。翻查資料，2018年已積壓10,356宗申請個案。地政總署每年審批大約2,300宗申請，當局去年只處理了476宗重建村屋的個案，較2017年減少近18%。我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詢問箇中原因，政府回覆表示審批時間視乎申請個案的複雜程度等眾多因素而定。代理主席，個案複雜需時較長，聽起來很有邏輯，但亦要合情合理。村民向我投訴，當局處理複雜個案的透明度不足，究竟每一個階段的申請需要多少時間，他們無從得知。我接獲政府的答覆後，很難向村民交代，為何只是在原址重建一間村屋，也要"3年又3年"等下去呢？代理主席，高等法院已就丁權司法覆核案件頒布判詞，裁定小型屋宇政策下的免費建屋牌照合法合憲。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到《基本法》第四十條保護，我促請政府加快審批丁屋及重建村屋的申請，不應該再無理拖延。就香港整體土地供應而言，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將會改組，加強統籌土地供應工作，實現"明日大嶼願景"。除了中部水域填海研究，政府亦會在今年申請涵蓋龍鼓灘、欣澳及小蠔灣的近岸填海研究的撥款。代理主席，我在此申報，我是龍鼓灘村的原居民代表。龍鼓灘以前環境優美，吸引不少攝影發燒友老遠來拍攝日落，但現在提到龍鼓灘，人們只會聯想到填料庫、英泥廠、焚化爐、堆填區、骨灰龕等。預算案今年預留60億元發展新的海濱長廊和休憩空間，改善海濱設施，並研究以公私營形式發展，採用創新、智能、綠色、多元化的設計概念，為市民提供休憩空間。我很欣賞政府以積極、創新的思維優化海濱，亦希望政府不要厚此薄彼，在未來的近岸填海計劃，貫徹"宜居城市"的思維，在增加土地供應的同時，亦需要將目光放遠一點，提升當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包括開闢新道路、增加休憩空間、引進節能設施等。今年預算案在鄉郊方面沒有驚喜，不過說得公平一點，早年撥款的偏遠碼頭改善計劃、鄉村寬頻計劃一直進行中。根據政府向我提供的回覆，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將令235條鄉村、約11萬名村民受惠，改善偏遠鄉村與外界的溝通網絡，行山愛好者亦因而受惠。代理主席，新界不少偏遠鄉村擁有獨特的生態環境、文化風俗、歷史建築和自然遺產資源，十分值得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活化和保育，促進鄉郊的可持續發展。鄉議局一直向政府倡議撥款50億元，為鄉郊基礎建設、推廣旅遊、傳承文化、自然保育及支援特別事故五大範疇設立專項基金。政府今年未有接納，希望政府明年會積極考慮。未來亦期望鄉郊保育辦公室活化更多偏遠鄉村，打造更多個荔枝窩、沙羅洞的復育計劃，使新界傳統風俗及特色文化得以傳承，回應大眾對城鄉共生的願景。接下來我想談談大家關心的醫療。香港人口老化日趨嚴峻，衍生龐大的醫療需求，政府從投資未來的角度預留100億元作為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確保公營醫療服務有穩定資源及應付不時之需，並預留50億元更新和添置醫療設備。在經常資助方面，政府增撥4億元擴闊《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納入更多資助藥物，惠及更多病人。政府積極撥款的取態，凸顯了對公營醫療服務的承擔。外國經驗早已指出，良好的基層醫療是達致全民健康的關鍵，並有助減輕對公營醫療系統的依賴，希望政府日後擴展地區康健中心網絡時，在鄉郊地區增設康健中心，將基層醫療帶入鄉郊，照顧偏遠地區居民的醫療需要。醞釀多年的自願醫保計劃終於在今年4月出台，並提供高達8,000元的年度稅務扣減，鼓勵市民購買認可的醫保產品，使用私營醫療服務。政府推行以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面臨的壓力。然而，香港醫療制度的問題癥結在於欠缺長遠規劃，希望政府能夠展現魄力，大刀闊斧，盡早做好整體規劃，帶領香港走出醫療困局，切實做到投資未來。最後，我想談談另一個與市民息息相關的議題。政府撥款6億元在未來5年為全港240所公廁展開翻新、優化工程，改善設備，提高公廁的衞生水平，一改大家對公廁骯髒、臭氣沖天的負面印象，是一樁美事。但反觀體育方面，政府在未來兩年僅撥款1億元支持60多個體育總會的工作，撥款之少不禁令人失望。我很希望政府明年籌備預算案時能展現對體育界的承擔，加大對本港運動員和相關體育設施的財政支援，讓香港運動員能夠無後顧之憂，釋放潛能，為港爭光。代理主席，如果市民有時間細讀預算案，所臚列的數字並不是一組組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有關係的，數字之間展現人與人的關懷和平衡的藝術。因此，審議預算案時，我會考慮社會整體利益。本年度預算案積極回應社會就種種民生政策，以至香港長遠競爭力的關注。在經濟環境不明朗時，仍維持相對進取的開支，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整體來說是一份"穩經濟、利民生"的預算案，因此我代表新界鄉議局表示支持。

代理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公布財政預算案前，提出今年會以"撐企業"、"穩經濟"為大方向，令自由黨和中小型企業一度寄予厚望，但我們最終只看到數項即時支援措施，例如寬減利得稅、差餉和商業登記費。老實說，正當外圍經濟環境不明朗之際，這些措施實不足以為中小企解燃眉之急，與自由黨的期望有很大落差。飲食界大多數都是中小微企，他們一直認為最直接有效的幫助，就是寬免食肆、小販，以及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的牌照費用，但今年與去年我們同樣希望落空，實在使人失望。不過，自由黨認為預算案提出的大部分建議都方向正確，回應了我們的訴求，特別是增撥4億元經常性資助擴闊藥物名冊，減輕市民，包括中產的財政負擔。可是，自由黨依然聽到許多聲音，指出雖然增加了資金，但審批進度卻仍然緩慢。我已多次指出，醫院管理局的藥物審批程序過於繁複冗長，新藥由註冊到可供病人使用需時長達23個月至40個月不等，故有必要盡快改善。事實上，錢解決不到所有問題。

過去一個月，醫管局不同醫護和支援職系人員紛紛要求加薪，改善待遇，但怎樣加薪，他們的待遇也難與私人市場競爭，因為試問在薪酬調整後，他們的工作時間可以減少嗎？病人的輪候診治時間又可以縮短嗎？自由黨一直支持加強公私營合作，呼籲醫管局擴大協作範圍，從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加快治療病人。豈料，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賢在上周回應我時，竟說擔心加強合作後，會令更多專科醫生流失，因而影響醫管局培訓專科醫生。

在本月初，香港醫務委員會否決放寬本地培訓專科醫生實習要求的方案，正正反映出本地醫學界保護主義強烈，即使非常保守的放寬海外人才方案，也未能通過。

自由黨早前已力促政府主動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為海外醫生設立認可受訓機構名單，讓名單上畢業的醫科生可免試到本港公立醫院工作。

在人口老化及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帶動下，香港私家醫院已不斷擴充，搶走了不少公立醫院醫生，令公營醫療系統更加不勝負荷。

代理主席，我們不單欠缺醫護人員，其實很多行業亦正面對同樣問題。"財爺"無疑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改善了多方面的硬件問題，但光有硬件而沒有足夠軟件，也是無補於事的。當局動用6億元翻新公廁，改善通風系統及引入先進設備，結果如何呢？最終是沒有足夠的清潔工人清理廁所。政府撥款200億元購置物業作為老人院等社福措施，也解決不了長期欠缺兩成護老人手的問題，因為本港居民大多數都不願從事這些厭惡性工種。政府撥款2億元擴大了建造業學徒計劃後，也難以為建造業注入大量生力軍，因為香港大部分青年人無意入行，而很多父母寧願為子女交學費讓他們入讀專上院校，以期他們可投身於勞動力較低的行業。順帶一提，近日泛民朋友不斷"拉布"，令很多工程難以落實。

因此，我想向財政司司長指出，請不要以為輸入勞工是政務司司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政策範疇；剛剛相反，我認為這是與財政司司長最為相關，是他最應該插手的政策。

因此，"財爺"沒理由不主動爭取，率領各政策局於各層面引入人才和輸入勞工。當然，有些同事會認為，我對政務司司長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總是戴着有色眼鏡，我不排除同事有這種想法。代理主席，本會仍在討論有關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立法框架，而許多同事已經發現執行細節大有問題，更預見非法棄置垃圾將非常嚴重，當局至今未能令議員有信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問題是，當局過往數十年來一直以為徵費便可解決問題，難怪香港減廢措施原地踏步。正確而言，環保政策在香港從來未開始過，真正的政策是應該透過誘因和教育，引導市民改變行為。大家試想想，要市民將一些無用的膠樽、玻璃樽或廢紙拿去回收，有多困難？如果有錢收，他們更加會願意拿去回收。對市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回收地點方便，垃圾站若設於住宅樓下便更好。只要加上一些誘因，例如儲夠某數量便可以換領食物券、扣稅券或一張20元紙幣，何樂而不為？我已經多次說過，當局必須先做好教育及回收配套工作，加強誘因，鼓勵市民減廢。面對複雜的環保議題，我們必須摒棄以往落伍的規管思維，採用創新及共贏的方案。至於當局為垃圾徵費推行的收集工商業廚餘先導計劃，我作為業界代表當然歡迎。但是，計劃主要涵蓋食物環境衞生署街市及房屋委員會商場。我認為，為了準確評估食肆處理廚餘回收時面對的實際困難，先導計劃應該擴展至一般食肆商戶，尤其在食肆較密集的地區試行，例如尖沙咀、旺角、銅鑼灣、灣仔等，這樣才有助制訂更有效的改善方法，為未來在全港推行工商業廚餘回收提供適切的配套。代理主席，近年社會開始討論"減塑"的議題。在我牽頭下，業界已經主動與政府合作，推出"減塑"鼓勵計劃，鼓勵外賣顧客減用塑膠餐具，預期第二輪將有更多食肆參加。但長遠而言，香港需要引入或研發可循環再造及不損害環境的塑膠替代品，鼓勵業界及市民使用。有業界已經反映，他們雖然也想改用環保餐具，但成本不輕，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資助，例如參考科技券的做法，資助他們購買環保餐具。代理主席，雖然預算案沒有提及空置稅，我亦想藉此機會指出，空置稅無助釋放一手樓供應，反會令發展商把空置稅所衍生的成本轉嫁予買家，甚至使一手樓價上升或會帶動二手樓價上揚，最終造成整體樓價向上的惡性循環，令真正用家更難置業。事實上，自政府提出空置稅後，已引起發展商的戒心，令他們的投地意欲及投資預算更趨保守，最終只會導致私樓供應量更少。代理主席，與其藥石亂投，不如加快開展"明日大嶼"的相關項目，為香港開拓更多土地。當局資料已經顯示，公屋建屋量在2022-2023年度將插水式下跌。此外，2023年核心商業區甲級寫字樓將欠缺約40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至2041年更將欠缺約100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當中並未計及大灣區等各種最新發展，亦未計及為支持香港較長期的持續經濟增長所需的土地。鑒於供不應求的情況非常嚴重，當局必須向市民解釋清楚現實情況，讓他們明白本港急需"明日大嶼"這類大型規劃發展項目，從而爭取支持，加快落實進程。代理主席，在教育方面，自由黨支持加強職業專才教育。不過，雖然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學額將由2018-2019學年的2,776個增至2019-2020學年的3,236個，但2018-2019學年的資助學額尚未用盡，還有近1,000個未使用，希望當局可以研究一下箇中原因：是學費太貴，資助額不夠吸引力，還是宣傳不足，以致沒有符合資格的學生申請有關資助？

最後，我差不多每年都會提到幼稚園教育。自由黨一直認為，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有缺憾，不獲資助的私立獨立幼稚園亦將向兩極化發展，部分會逐漸被淘汰，其他則會提高學費，以提高辦學質素。

因此，我促請當局於本年年中檢討免費幼稚園計劃時，應納入自由黨多年來的建議，為中產家長引入學前教育學券，資助他們的年幼子女就讀私立獨立幼稚園，不要剝削他們的選擇權。

主席，當我們落區就財政預算案舉行居民大會時，市民最關注甚麼措施？是紓困措施，即直接讓市民受惠的"派糖"措施。今年的預算案，我們形容為"派糖減甜"的預算案，只有領取福利的基層家庭可以"出雙糧"，以及有需要的學童可領取2,500元津貼。當初，財政司司長不斷向我們進行期望管理，說今年政府盈餘不多。在宣布預算案時，財政司司長預計盈餘為587億元，現在政府收入較預期為多，盈餘最少有998億元，如無意外，盈餘甚至過千億元。市民對此抱有合理期望，政府不能迴避。香港工會聯合會有兩個很基本的訴求。第一，為學生提供開學津貼。

如要向全港學生派發2,500元，他們豈非又要另設申請機制？可是，如果因為怕做事而不向有需要的學童派發補助金或開學金，是否對某些家長不公平？我先申報利益，我也是一名小學生的家長，同輩很多朋友亦非大富之家。

第二個訴求更加卑微。政府早前把長者綜援的申領年齡調高至65歲，整個立法會和全城"鬧爆"，認為政府孤寒涼薄。政府於是推出"補鑊"的就業支援補助金1,060元，填補差額。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銀髮就業的問題。政府半推半拉地鼓勵長者就業——說得好聽就是"鼓勵"——但鼓勵措施卻不到位。

然而，此計劃的參與程度相當低，據當局估計，合資格個案每年約有2,600多宗，但提出申請的個案只有565宗，實際獲批的個案當然更少。

我希望局長和司長可以反映這項意見。

但是，我們十分關注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中心、長者院舍及獨立幼兒中心似乎未有納入這項涉及200億元的計劃。我們認為這些設施更為重要，因為現時長者輪候政府院舍要等候38個月以上，即使是輪候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也要等候12個月，就連最基本的上門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也要輪候數月。可想而知，長者的院舍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均嚴重不足。工聯會早前曾經進行調查，發現83%長者希望居家安老，在社區接受長者服務。

香港的社區照顧比例極低，相比同樣面對社會老齡化的日本，該國也是東方人社會，但他們有5.5%長者接受社區照顧，澳洲亦有2.5%，但香港只有1%，所以我們很希望當局加強社區照顧服務。

此外，政府計劃撥款6億元改善公廁衞生，令公廁不再骯髒不堪和臭氣熏天。

至於當中的深層次矛盾，我知道局長在今年已完成討論和檢討，並自4月1日起推出外判制度改革。

要解決收入不穩的問題，我們認為政府應認真研究引入利得稅累進制，令賺取暴利的大企業多繳稅款。

我希望政府理財時確能"急市民所急"，不要再因為官僚而錙銖計較，因為這會令市民非常憤怒。

何謂"共享"概念？

政府能否為這群胼手胝足、富有獅子山精神的市民建立恆常回饋機制，令他們感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政府和司長每年看到盈餘便頭痛，我覺得他們需要深思。

既然有"應使則使"的理財新哲學，我很希望政府會全面思考其理財政策。

主席，徇眾要求，有兩個問題我必須在此代市民向"財爺"提出，很可惜"財爺"現時並不在席。第一個問題是，去年答應派發的4,000元，何時才會派到市民手上？

主席，關愛共享計劃其實是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決定，但時至今天，我和一群在地區工作的兄弟仍然收到很多市民查詢，他們問我："'柯仔'，為何錢仍未派到我手上，何時才會到我手呢？"有部分朋友更加告訴我，他們至今仍然未收到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的確認短訊，擔心政府可能收不到他們的申請。我們理解申請數目多，處理需時，但我想指出一點，希望"財爺"及其團隊可以汲取教訓，就是為何每次"派錢"也如此"蝦碌"，困難重重，而且更要花費上億元行政費用？在2011年派發6,000元時如是，在上一個財政年度派發4,000也如是。

我也想把一句話送給"財爺"，就是"不聽市民言，吃虧在政府"。主席，我想指出的第二點是，財政預算案甚少提到房屋議題，因為這個重中之重的議題，很多時候也會留待施政報告講述，而預算案只是為施政報告提供建議，以及預留及安排資源。數年前設立的房屋儲備金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由2014年至今，房屋儲備金已滾存至824億元。

就此，我們至今仍未聽到政府就此提供一個標準答案，我也不想作估計，但儲備金有入無出、越滾越多。

因為這代表公營房屋的建屋量沒有增加，才會出現有錢無處花的情況，令供應量與目標的缺口越來越大，最後只會苦了輪候公屋的朋友，因為輪候隊伍只會越來越長，申請人數越來越多。既然這824億元只是用作滾存，我便很奇怪"財爺"今次的做法。在房屋政策方面，其實仍然有很多值得投資的地方，我希望"財爺"可以停一停，想一想。第一，我認為短期最值得做的，就是兌現特首去年6月作出的承諾，繼續把合適的私樓用地改為發展公營房屋。

雖然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由現時10年興建280,000間，上調至315,000間，淨增長45,000個單位，但由於土地沒有增加，實際上只是在"煲無米粥"，供應量與目標的缺口相差67,000個單位。今時今日，關於政府對於整體房屋供應的決心，老實說，市民會認為提供土地較"派錢"更有誠意。特首在去年6月宣布了"娥六招"，其中一招是把9幅私樓發展用地轉給香港房屋協會或香港房屋委員會，用以興建約1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我想請"財爺"留意，如果想填補這67,000個單位的缺口，政府便仍需加倍努力，"財爺"肯定也有責任，因為他擔任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最低限度也應該在這個財政年度，交代如何填補缺口，或是如何把缺口收窄。房屋供應停滯不前，最受害的自然是在"蝸居"、"劏房"居住的基層朋友，但租金持續高企，那些租住私樓，無法"上車"的無殼家庭同樣受害。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兩年前提出應為中產租樓一族設立租金扣稅額，希望可以在財政豐裕的情況下，為他們打打氣，讓他們生活可較輕鬆。前年"財爺"似乎聽到租金扣稅額的構思，曾在電台節目放風聲說會積極研究，但由於稅務局的電腦系統需要調整，所以不能夠在上年推出。

可是，今年3月公布的預算案，我們不但看不到有好消息，"財爺"更出爾反爾，把租金津貼扯在一起討論。"財爺"的說法是，租金扣稅主要令中高薪人士受惠，但基層面臨更大的租金壓力。

問題是，政府現時堅持不實施租管，並且單方面放大租金津貼的漏洞。

如果這問題再不處理，只會令基層市民完全無法應對。

政府真的要想辦法打擊這些問題，更要處理醫療服務的"海鮮價"。

再者，可否設立"醫療券共享計劃"？

坦白說，要他們在退休後重返職場是很困難的。現時就業支援配套不足，令到這群"老友記"不知道怎麼找工作，亦找不到工作。我很希望局長能夠體恤一下這群"老友記"。我想借此機會要求政府關顧一下年輕長者的需要，包括可否把長者醫療券及長者兩元乘車優惠的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0歲？

近期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的一名女教師疑因受壓輕生，這是非常可惜的。再早前的屯門興德學校校方管理不善的問題，亦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有人把矛頭指向直資津校自2005年起實施的校本政策，造成學校"無皇管"。主席，我認同以校為本的精神。在此政策下，每所學校要按其辦學理念或需要制訂治校方針，這本是好事。不過，我與教育界的朋友討論時發現，教育局在校本政策上的角色過於被動，特別是面對管理不善的學校、教師投訴或不當行為時，更令人有教育局置身度外的感覺。現時教育局會透過日常校本支援服務，協助學校建立管治風格及教學定位。坦白說，教育局的介入程度有多大？

不論教育局如何處理投訴或優化現時的投訴機制，校方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參與，這樣會引起投訴人的不安。教育局在調查投訴時，亦要回應學校包括教師及家長的訴求，這樣難免會出現瓜田李下、口同鼻拗的情況。主席，試想一下，當教師對校政或其他學校問題提出投訴，會受到同一學校有關的持份者的關注。

我覺得每項政策必須"貼地"。我作為民建聯的一分子，會繼續在不同政策層面上提出建議，讓政府能夠更"貼地"掌握民意。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今年是我第二次參與財政預算案辯論，這亦是現屆政府的第二份預算案。與去年不同的是，今年財政司司長在宣讀預算案演辭時，煞有介事地用甚富詩意的語調，敘述他對香港未來一年的經濟展望。他說："即使烏雲密布，背後仍是耀眼陽光；那怕山重水複，也無礙我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我不知道司長這種盲目樂觀是從何而來？也許他背後的"耀眼陽光"是北方的紅太陽，但政府越是盲目樂觀，我便越是悲觀。財政司司長在演辭中，大費周章地分析環球政經局勢，談論中美貿易戰如何惡化及環球貿易及經濟如何轉變等，認為"需要保持清醒靈活，尋找香港的獨特定位"。但是，財政司司長，面對新的政經局勢，究竟整個政府有何想法及做法？隨着去年中美貿易衝突升溫，無論香港在經濟貿易上的整體地位或是在中美之間的自處，都成為全球十分關心的議題。英美政府在多份委員會報告中多次質疑香港的地位，包括能否實踐高度自治，甚至警告有可能因而取消對香港的特別待遇。中美貿易戰似乎暫時告一段落，雖然香港表面上是安然渡過，但政府在整個過程中，特別是這份預算案，就世界各地提出的質疑作過多少次回應呢？過去一年，政府完全無視世界各國對於香港獨特社會地位的關注，而英美政府的委員會報告對"一國兩制"提出質疑，政府亦從未作出正面回應，只是不斷重複"'一國兩制'行之有效"這8個字。在聯合國的定期審議會議上，面對世界各國對香港社會的關注，政府一概否認，甚至在聯合國討論人權問題時，談論"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在這種政經局勢下，政府所謂的"靈活變通"，就是繼續推動大灣區的發展。這不止是為中共在環球政治經濟的願景工程服務，甚至不惜香港被規劃也要主動將香港納入大灣區規劃，而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政府不斷渲染大灣區的創科發展。在這份預算案中，由於林鄭月娥指大灣區有望成為東方矽谷，於是預算案預留了大量資源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政府不但要發展本地的創科產業，更要與大灣區聯合發展人才互通，將香港的創科發展甚至整個城市的規劃全部納入大陸的發展計劃，這自然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及警惕。在最近兩星期，美國多間高等學府聯手打擊華為、中興等中資科技公司，香港亦成為被打擊對象。麻省理工學院宣布，將會針對香港在內的4個地區，加強合作項目的審核，更會特別考慮相關地區的數據安全、行業競爭等範圍。這正好反映政府讓香港過分依賴大陸市場，便會直接錯失西方世界帶來的機遇。政府所說的尋找獨特定位，似乎是將香港能夠游走於世界各國社會之間的獨特定位白白丟棄。今年的預算案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發展數碼港第五期。如果大家看過《蘋果日報》最近的一篇報道，便知道文中指出，經逐一點算數碼港的商鋪後，發覺聲稱的九成出租率是假的，當中有三成商鋪並非從事資訊科技業務。可是，司長卻說要發展新一期數碼港，請問鋪從何來，需求從何來？我們多年來一直要求發展南港島綫，請問運輸及房屋局今天有時間表了嗎？

原因是交通不便。數碼港交通不便便是死症，亦由於這個原因，傳媒已"踢爆"很多商鋪根本是十室九空。我認為與其發展數碼港第五期，不如先搞好交通配套。

試問市民又怎會期望政府可以真正做到"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在去年的預算案中，引起最大爭議的是關愛共享計劃。

在講述我對今年財政預算案的立場之前，我希望大家很客觀地看幾組數字：第一，是關於香港房屋問題。香港已經連續9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和租金的城市，按家庭入息中位數計算，樓價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率已進一步惡化，由2017年的19.4倍上升至20.9倍。

截至2018年年底，一般公屋申請有150,200宗，非長者一人申請數目累積至約117,400宗，兩者合共約207,600宗。

房屋問題無須多說，大家都非常清楚。其次是醫療問題，一般公營醫院病床的佔用率全部達到110%，有些更高達140%。輪候專科門診的時間，以骨科為例，最誇張的是新界東，最長要150周，婦科方面，新界西最長要等133周才可預約診症。很明顯，醫療問題已成為近數月的熱門話題。談完房屋和醫療，最客觀的是教育。教育之所以客觀，是因為學生自殺數目是明確的數字。按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所搜集2012年至2016年港人自殺的數據來看，在15歲至24歲全日制學生中，每100,000萬人便有8.1名學生自殺，較10年前的數字高出76%。

我相信一些與我年齡相若的秘書處同事可能會覺得非常不堪，2017年大學畢業的起薪點中位數只有14,300多元，較1999年少1,000元。

大家報讀副學士學位、"爭崩頭"入大學，畢業後的薪金較1997年還要少1,000元。

與此同時，香港的貧窮人口在2017年是1,377 000人，貧窮率達20.1%，貧窮人口創過去9年的歷史新高。換言之，平均每5個香港人，便有一人屬於貧窮人口。

同年度，輪候宿位的長者有37,911人，較1年前增加2,000人，創10年新高，而他們的平均輪候時間是3年。最客觀的數字是，自政府實施針對長者的扶貧政策以後，長者的貧窮率仍高達30.5%，較我剛才所說的香港每5人中有1人屬貧窮人口更誇張。大家都明白這數字，指的是每3名長者便有1名肯定是貧窮。好了，面對這些客觀的數字，今年的預算案最出色的地方是針對基層，針對性地不採取任何措施，不"派錢"，因為去年每人派4,000元，行政費花了3億元，被人罵得緊。今年不"派錢"，說要採取針對措施，因為害怕行政處理不好，於是用既有的制度，社會福利署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戶口、學生資助處有戶口，過往已有領取學生津貼、職業津貼或交通津貼的基層中的基層，透過既有制度，給他們每人2,500元，而其他的又如何？兩年前所提到的"N無人士"，完全在現時被針對，針對得消失了。

本年預算案的口號是"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

陳茂波在制訂預算案時，一直營造的氣氛是，香港政府可能會面臨財政困難，香港可能會因國際貿易環境衰退而遇上經濟危機，所以他要很審慎理財，於是提出："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

我不是說公廁不用翻新，但面對我剛才所述的數字，香港人活在水深火熱中，政府竟然撥款6億元翻新公廁？用60億元優化海濱？去年"派錢"給所有合資格市民也只用了110億元，現在政府卻用60億元優化海濱，這算是甚麼利民措施？

但過去多年事實證明，從中獲益的都是建築界、建築財團而已。其中獲撥款金額最大的，是推展首批採用"一地多用"發展模式的政府項目，而最受爭議的是東涌。

在"一地多用"下，其實明顯地亦會夾雜一些地產項目，或不全是地產項目，該是商業項目。

政府說不要忽視"利民生"：第一，撥款200億元用來購置60個物業，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

結論而言，本年預算案所針對的是香港市民，我會否決這份預算案，謹此發言。

第一點，關於國際航運中心。預算案提到可如何令香港國際機場繼續發揮協同效應，成為區域樞紐，以至成為全世界的"機場城市"。事實上，我在其他場合曾指出，香港的航空業將面臨的一項極大挑戰，就是我們的貨運業。

這就是香港國際機場能繼續在空運市場中位列全球第一名的原因。香港在這方面面對的挑戰是，在未來數年，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將要求全球所有機場對100%空運貨物實施X光檢查。

因此，無論是在時間上或價錢上，香港跟周邊地區的競爭力差距將會縮窄，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否則香港位列第一名的地位便岌岌可危。

第二，我必須稱讚政府早前通過了一項與飛機租賃業務有關的法例，而預算案第115段也指有多間大型飛機租賃公司已透過香港與世界各地航空公司商討或完成交易。

其實，電動車已是大勢所趨，如果政府想繼續推動，便不能像現在這樣。早前政府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預算案接受議員質詢時，我曾提問，過往政府部門實際購買了多少輛電動車？

如果政府也不帶頭多買電動車的話，那便不要再呼籲市民購買，因為政府也做不到，甚至以續航力有問題及充電器不足為藉口。其實政府停泊電動車的地方已是政府停車場，根本隨時可以增加充電設施，而在政府總部或立法會大樓也有很多充電設施，為何政府仍然以此為藉口，試問又如何說服香港市民購買電動車呢？雖然現時設有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免安排，但車輛也要符合"一換一"計劃條件或達某個價錢才能獲寬免部分稅項。由於政府買車無需繳稅，因而更沒有理由不多使用電動車。

但是，每年落成的丁屋超過一半會申請轉讓。由此可見，使用丁權興建丁屋的人，超過一半會在5年內申請轉讓。他們根本是從中取利，有違政策原意。

他們根本不是香港人。

這項所謂傳統居民，或者原居民的權利，是否千秋萬世呢？

建制派最喜歡說，"香港回歸一國，我們是一個中國"。

英國政府給他們的好處，他們今天不應該留戀。他們自稱很愛國，其實不是愛中國，愛的是他們的"丁權國度"。

1997年之後，全部變為五星紅旗，我不知道怎樣形容這現象。當立法會主席也可以是英國人，有甚麼不可以？

代理主席，財政司司長發表的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社會反應並不理想。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上月的民調結果，對預算案強烈不滿或不滿的市民有52.4%，滿意或非常滿意的市民只有19.4%。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這份預算案中的惠民措施乏善可陳。在上一份預算案，我批評財政司司長4,000元的補漏拾遺措施繁瑣吝嗇，謹小慎微，行政措施複雜，對申請和審批都諸多不便，最終仍難紓緩社會的不滿。現時，這4,000元的補漏拾遺措施仍在處理中，不少合資格的市民收錢仍遙遙無期，徒添對政府的不滿。這份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連補漏拾遺措施也沒有推出，只有年年如是的利民紓困措施，例如寬減薪俸稅和利得稅、免差餉、向綜援人士、高齡長者多發一個月津貼，向有需要的學生發放2,500元津貼。

施政報告公布萬億元"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預算案提出近450億元的創新科技投資，市民面對樓價高企，通脹持續，對預算案有不滿是很自然的。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更批評預算案是"鴻圖發展畫大餅，遠水救不了近火，市民要畫餅充飢"。代理主席，預算案演辭並無特別着墨於具體勞工政策。在去年的預算案，司長預留了150億元配合取消強積金對沖政策，部分增撥人手的措施亦正在處理當中。我一直關注職業安全，勞工處一級和二級職業安全主任的編制人數已經提高，但員工的實際數目卻不升反跌，我希望勞工處檢討前線職業安全主任人手不足的原因，從速作出改善。

這種統計方式不能反映巡查的真實情況，反而有弄虛作假的嫌疑。我希望處方能改善巡查統計的方法。代理主席，交通政策方面，今年預算案重提以電子道路收費改善交通擠塞，運輸署和警方等部門亦正推動以創新科技增加泊車位、監察違例泊車等問題。要改善香港道路擠塞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源頭減少在路面行走的車輛。利用科技管理道路和泊車是大勢所趨，但我認為政府引入電子科技管理道路使用和泊車的同時，要留意在人手管理中的酌情做法。我相信在電子科技管理下保留足夠的彈性，對職業司機的影響至為重要。現時，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仍未推出，我不知道該計劃最後是否如三隧分流一樣，胎死腹中，但我期望不論電子道路收費能否順利推行，政府仍能盡快增撥資源，改善公共交通服務。代理主席，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提及，失業率維持在2.8%，是超過20年的最低水平。司長稱，"總就業人數保持增長，市民收入持續有實質改善"。但是，失業率低與基層市民的生活改善沒有必然關係。知名雜誌《經濟學人》最近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是全球生活指數最高的城市。香港僱員沒有標準工時，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基層員工的最低工資遠遠落後於生活所需。與基層市民息息相關的食物價格升幅，遠遠不止預算案所說的通脹率2.6%，這些不是司長說市民收入持續有實質改善便能解說過去。關於勞工市場依然偏緊的問題，勞聯一直關注本港現時仍有65萬多家庭照顧者的勞動力未被釋放。勞聯曾在2016年及2017年就家長對現時幼兒照顧服務的安排作出調查，有不少受訪者認為幼兒服務的名額太少、輪候時間過長，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照顧子女是影響他們揀選工作的因素。甚至有不少家長表示，育兒得不到外界支援，工作和照顧子女的責任難以平衡，這只會令很多適齡婦女無法出外工作。此外，每天150名從內地來港家庭團聚的人口中，適齡工作的婦女所佔的比例亦不少，局方除了應有措施協助她們融入社會外，亦應有措施鼓勵她們就業，在減輕社會負擔之餘，亦可釋放勞動力。與釋放勞動力密切相關的是護老院舍人手不足的問題。早前有傳媒報道，指參加社會福利署外傭護老培訓試驗計劃的外傭，或可轉職資助院舍，雖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出澄清，但仍引起社會關注和勞工界的擔心。政府一直要求勞工顧問委員會放寬輸入資助院舍外勞的數目，我再強調，我反對擴大輸入外勞，政府應先改善現時院舍護理人員的薪酬和福利條件。

此外，在培訓及招聘本地婦女從事院舍工作方面，相關措施應具針對性和彈性，目標是便利家庭主婦能到院舍工作，善用本地勞動力。在社會福利方面，社會廣泛關注財政司司長提出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以供設立超過130項社福設施，包括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等。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早前提到，目前服務短缺，不少服務的輪候人數不斷上升，有些長者更在輪候過程中離世，這說明政府社會福利服務嚴重不足。透過購置物業即時提供服務，可紓緩輪候時間過長的壓力，但這200億元仍是杯水車薪，未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就購置60個物業的做法，我關注社福服務的優次，以至選址的安排。我希望局方能有效運用資源，達致最佳效果。代理主席，在新增撥款方面，我歡迎政府提出向醫院管理局提供額外7億元經常資助，用作提高員工士氣及挽留人才。其中一項具體措施包括上調病房支援人員薪酬。據了解，在預算案公布後，醫管局進一步完善加薪方案，以回應醫療支援職系員工的訴求，但需要追加撥款以應付相關開支。我期望政府在資源上能配合，並確保有關撥款用得其所。同時，現有加薪方案並不包括2000年前入職醫管局的支援職系員工。根據醫管局代表的說法，最快在今年9月才會提出這批舊制員工的薪酬調整方案。我期望政府能夠敦促醫管局盡快完成相關工作，並在過程中積極聽取員工的意見。代理主席，在公務員隊伍，有關5天工作周的政策已推行了13年，現時仍有兩成多公務員未能受惠5天工作周的政策。我認為有關政策需要全面檢討，目標是讓全體公務員都能享受5天工作周。在這方面，我相信需要財政司司長在資源上配合。此外，在施政報告中政府已承諾落實將中醫中藥納入公務員服務之中，但預算案對公務員中醫中藥服務的資源投放卻沒有半點着墨，我希望政府能把承諾早日落實。

代理主席，我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對財政預算案有關長者及小朋友的內容發表意見。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這份預算案是"雞肋"，幸好財政司司長命好，命好比好波更重要，"派雞肋"也不會被罵，因為大家最近忙着吃"花生"，對嗎？

即使受到傷害，他仍然維護身邊的女士，這種氣量不是人人學到的。

在預算案諮詢過程中，司長不斷叫我們"交波"，我們交了很多"波"給他，但他沒有接或接不到，可能是"牛油手"。

就香港長期面對的一些問題，包括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等，工聯會曾向"財爺"提出意見，但沒有一個"波"被他接到。

如一個城市要靠生育避免人口不斷減少，生育更替水平應是2.1，即一對夫婦應誕下超過兩名小孩，才能令人口保持穩定。香港的生育率屬全世界最低水平，只有1.125人，即一對夫婦只誕下1名小孩便"收工"。

誕下小孩後，沒有人幫忙照顧又沒有時間教育，這些問題令很多香港人不願意生育。當中涉及房屋問題，也涉及工時問題，並不是這份預算案能夠處理得到的。但是，司長可以採取財政措施，透過撥款減輕父母的負擔，這是政府應做的工作。

此外，設立子女培育基金。

我們希望政府幫助所有學童開設期金戶口，由政府和父母共同供款，用於子女日後升讀大學或進修，減輕家庭負擔，也令學童有更多出路。當然，司長沒有就我們的要求作出回應。

我們向司長提出意見後，知道局方可能基於很多行政原因和面對行政困難，所以現時只是把津貼派發給正在領取車船津貼或書簿津貼的基層同學，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夠受惠，我們對此感到失望。楊潤雄局長現時在席，希望他下年度能夠考慮向所有學生派發津貼。

香港政府的政策——雖然羅致光局長不在席——純粹建基於數十年前的政策目標，不阻礙市民生育，也不降低市民的生育意欲，但已完全不合時宜。

我剛才提到新加坡的託兒津貼，其實香港也需要提供這種津貼。在預算案公布前，我們曾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800多名婦女，超過半數婦女表示需要幼兒照顧或託管服務，但有七成婦女表示，附近的幼兒託管或照顧服務完全不足；也有八成婦女希望政府能夠派發育兒券，方便市民尋找地方或機構託管小孩。

香港現時約有50萬名婦女的潛在勞動力，無法投入職場，這些資源都浪費了。

社區保姆本來可以紓緩託兒服務不足的壓力，但這方面有很大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提倡應該投放資源為社區保姆提供培訓及建立註冊制度，台灣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今年預算案就這方面完全沒有着墨。我們希望政府透過其他方式協助在職婦女，釋放她們的勞動力，以及認真檢討及增撥資源，改善社區保姆制度。

政府在2018年推出中高齡就業計劃，但60歲以上成功配對的只有336人，三成人士的薪酬更少於1萬元。計劃的成效反映本港長者就業的確實困難。

香港也沒有惠及全民的退休保障計劃，令很多長者退休後要繼續工作維生，的確是一個問題。

我們覺得特區政府應提供更多補貼，為在香港工作數十年的"老友記"提供更多幫助，尤其是一些剛踏入老年的長者。

我認為政府一定要好好檢討。

每天只"派錢"給5,000人，不知何時何月才能完成"派錢"給270萬人？

大家要多花一點心思和力量，不能只是抱着12,000億元的儲備。

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代理主席，香港社會要討論或關心的議題相當多，娛樂版有市民關心的議題，時事版也有市民關心的議題。不過，很多同事說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似乎得不到議員或媒體的留意。我不知道大家有否留意早前一篇報道，指財政司司長今年又錯估了財政盈餘，實際財政盈餘較他估算的高出很多。

預算案有一段形容樓市情況："樓市方面，住宅的成交量和價格去年下半年回軟，但現時樓價仍然與市民的負擔能力脫節。"代理主席，這是數個月前的說法，現在已經不再適用了，因為現時樓價並沒有下跌、回軟，反而開始向上升。因此，預算案提出一些有關短、中、長期解決房屋問題的措施，其實可否幫助市民呢？

其實，我們所指的短期措施，是要協助市民即時解決困難。

如果有地方居住，又有誰會想睡在快餐店或網吧，或街頭露宿呢？

那麼，何謂中期措施，何謂政府的短期措施呢？政府提出興建過渡性房屋，撥款20億元交由非政府機構負責，但興建速度究竟是快還是慢？以我理解，樂善堂最近提出將一所舊小學改建為過渡性房屋，但當中有些前期費用，例如勘測和繪圖等技術工作，可能已經要花費數千萬元。

政府推出這類措施，是否真的可以"交到功課"，推動興建更多過渡性房屋？

供全港700萬市民輪候。

我真的很擔心我們的同事，特別是那邊的同事，不知道他們到60歲時可否保存這麼多顆牙齒。代理主席，今年預算案也有一些好建議。我很關心動物福利，預算案其中一項撥款是向動物福利團體提供資助，令他們可以推廣動物福利的活動。以前是沒有的，我爭取後，政府最初撥款100萬元，後來不知為何減至50萬元，今年又增至150萬元，這是很明顯的增幅，也看到政府重視動物福利。這150萬元當然不會胡亂使用，需要經過很複雜的程序及審批過程，但始終是好事，因為現時很多愛護動物團體其實經營也很艱難，需要自行籌募資金，而很多義工甚至需要自掏腰包幫助動物。

第二，議會同事經常提及人道毀滅動物的問題，我們當然不想有貓、狗或動物被人道毀滅。我今年在特別財務委員會提出質詢，當中提及過去3年被人道毀滅的狗、貓及其他動物的數目較3年前少，但數目仍然很驚人。

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漁護署近年也做了一些工作。每年均有差不多六七千隻動物被人道毀滅，其實是不理想的，而現時漁護署以較人道的方法處理社區動物，就是"捕捉、絕育、放回"計劃。

此外，人道地減少社區動物是漁護署的責任，並非動物福利團體應做的事情。現在是民間幫助漁護署，該署不應把主動權推卸給福利團體，這不是太妥當的做法。就這方面，我希望政府在擁有這麼充裕的財政盈餘下，幫助人和我們的社區動物。

填海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措施，很多地方都是填海得來，例如將軍澳，該地現在居住了50萬人。

有錢好辦事，但是否有錢便甚麼事都可以辦到呢？

我們很多年前已經提出，要輸入海外醫療人才，現在終於有點眉目。以往最大的阻力來自香港醫務委員會，但最近醫委會"犯眾憎"，被全城責罵，我相信他們現在不敢再"阻住地球轉"。

政府現在有錢，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加大醫療券的服務範圍，例如降低適用年齡至60歲甚至55歲，增加醫療券金額，讓醫療券持有人轉到私家醫院或診所。部分病人轉到私營醫療體系，可令公營醫院的壓力相對減輕一點。

所有黨派議員對此並無異議，均會支持。社福設施方面，政府表示會撥款200億元購置60個物業，即每個物業平均3億多元。

主席，我昨天聆聽了漁農界何俊賢議員的發言，心有同感。

但是，至今也看不到特區政府提出任何政策，支持傳統產業升級，以帶動經濟發展。

主席，鍾國斌議員有感而發，我也認為他擊中要害。

近年來，自從颱風山竹吹襲過後，市民腦海浮現了兩個令人非常頭痛的問題。

第二件令人頭痛的事，就是香港市民不可以生病，因為生病後有可能死亡，也有可能破產。為何我要說這兩個題目？因為我想談談醫療和交通的問題。

眼科專科醫生辭職，其實是早晚的事。

我早前向司長和食物及衞生局提出多項建議，我詢問當局可否參考2007年首個眼科公私營協作計劃"耀眼行動"。

因此，民建聯建議將"耀眼行動"擴大至公私營合作的眼科專科服務。我們的建議結果卻石沉大海。

我希望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當工作環境好轉，他們還會離開嗎？我希望醫管局和政府有關當局考慮清楚這個問題。此外，醫管局內部應設立獎勵計劃。眼科醫生為何要逃亡？這帶出一個問題，就是現時醫管局內醫護人員的士氣低落。目前醫管局各醫院之間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賞懶罰勤"。

此外，我想談談引入海外醫生的問題。最近報章經常出現"醫醫相衞"、"醫學霸權"這些說法。我認為，香港醫學會或醫委會應摒棄成見及狹隘的專業迷思，這樣才能促進社會公義。所謂社會公義，就是令市民可以求醫，而不是令市民不是病死，就是破產。所以，我希望香港醫學會在投票時，尤其是就引入海外醫生方面，真的能夠慎思清楚。另一個令市民頭痛的就是交通問題。我們近年經常聽到"迫爆"這兩個字，聽得最多的就是"迫爆"車廂、"迫爆"車站。

審計署昨天發表審計報告，批評政府完全漠視增加車位的訴求，多年來對市民的訴求完全充耳不聞。

這些方案似乎為業界製造了矛盾，這令我非常失望。我認為，香港必須與時並進。本港的交通亦應與時並進，政府有必要進行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

此外，政府可否增加泊車點及連接點，以方便市民往來？

最近擬議的智能停車場，可否為泊車問題殺出一條"血路"？

我強調，政府所提出的"三隧分流"方案只是一個"方案"，其原意雖好卻不可行。政府的方案純粹是用金錢控制車流；而我們建議的則是用時間控制車流。

我們必須理性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今年財政預算案其中一項較為受關注的措施，是政府建議在未來3年，撥款200億元購買60個物業，以供營辦130多項社福設施，包括日間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等。早前，我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問，希望向社會福利署了解他們在物業採購方面有甚麼機制，包括如何招標、怎樣評估價格水平是否合理，以及政府會否由具有與土地和房屋發展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購置工作等。不過，署長的答覆未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署長只表示，政府推出有關建議措施是應對需求殷切的社福服務，並解決處所短缺的問題。她表示，政府將會成立工作小組進行採購研究，包括探討物業市場的供應、制訂採購的策略，並會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廉政公署，確保公帑妥善使用。顯然，在現階段，署方仍在探索和研究如何落實有關措施，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早日向我們提供答案，告訴市民具體執行細節，包括在哪個社區設立哪些社福設施。現時很多地區社福設施不足的問題相當嚴重，很多公共屋邨，尤其是舊屋邨，因為邨內缺乏社福設施，居民需要跨區才能享用社福設施。

據報道，過去兩年最少有6間租用領展旗下的公屋商場鋪位的社福機構，因租約期滿或整幢物業出售而被迫搬走。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社福機構在領展或已出售的公屋商場續租遇到困難的問題，否則無論政府購置多少物業，永遠也不足夠，希望政府認真研究有關問題。長遠來說，與其花巨額資金來購置私人物業，政府更應先做好社福規劃。我過去在不同的場合中，詢問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香港如何做好大數據分析。其實，人口的數據分析也非常重要。在賣地條款中加入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加入以區內人口結構為基礎的社區服務規劃比率，是十分重要及必須的。同時，政府應檢討各類型閒置處所的運用，包括空置校舍、政府宿舍和公屋內非住宅空置單位等，確保土地資源得到妥善運用。主席，政府在今年的預算案中亦宣布會預留220億元，落實多個"一地多用"的發展項目。由2016年至今，我一直要求政府要善用土地資源，在各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為區內市民提供更多一站式的配套措施，例如社區託管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室內運動場、街市、診所、停車場等。陳議員剛才也提及有關香港泊車的問題，這是全香港的問題，並非一個小社區、香港島或新界東的問題。這不是政府呼籲香港市民減少使用私家車的問題，而是已經有大量的私家車及商用車，政府應提供泊車的地方，以紓緩交通擠塞。政府真的有必要重新檢視，利用大數據分折，利用智能科技，多興建智能停車場。當然，政府今年已表示會考慮在兩區試點推進智能停車場，但我們希望政府能在多區推進智能停車場，檢視其功能及成效。此外，這類新型停車場的車位數量是否仍沿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準則？

所以，希望政府檢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準則是否只適用於傳統停車場，未必適用於新型停車場。希望政府多花資源，研究落實如何規劃停車位，如何定位新型的智能停車場。

我作為雙職母親，非常關注政府就在職家庭方面投放的資源是否足夠和到位。以幼兒照顧服務為例，香港有差不多15萬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每年差不多有5萬名嬰兒出世，但資助託兒服務名額卻只有700多個，平均200多人爭奪1個名額。過去有數據顯示，一些孕婦可能在懷孕5個月時便開始輪候服務。其實，我個人也正在輪候服務，我在懷孕5個月時已開始輪候託兒服務，但我的孩子現已出世約3個月，至今仍未有任何消息。

政府須知道，如果沒有人照顧小孩，那麼母親肯定要留在家中照顧。當然，可以聘請外傭照顧小孩，但我想告訴局長或主席，聘請外傭的費用為每月4,520元，而政府的託兒中心收費也是差不多6,000元至8,000元。其實，這收費非常昂貴，家庭每月的支出非常大。莫說基層家庭，中產家庭也難以應付。政府在今年預算案增撥1億5,600萬元，以提升幼兒照顧服務。

此外，政府應該增撥資源，檢視各區的服務需要。有關社區綜合大樓，我剛才已經提過，政府仍未肯落實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過去，不時有媒體報道濫用醫療券的情況，例如有些眼鏡中心會要求長者買一副2,000元的老花眼鏡。當然，這些情況要極力打擊，我亦希望政府能夠增加資源，多作宣傳，教長者善用醫療券，免得他們受騙，並打擊不良商戶。

事實上，香港醫療問題近年不斷升溫，我們這兩星期亦不斷討論有關醫生的問題。急症室大排長龍，病房"迫爆"，醫護人手嚴重短缺，令前線員工的工作量超出負荷，醫護人員士氣非常低落。地區的門診和夜診名額不足，迫使市民到急症室求診，但急診服務輪候時間長達三、五、七個小時。我希望政府從醫院管理局的管理問題方面着手，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正視屋邨因為商場加租而迫走診所醫生的問題。我再次在此促請政府在沙田圓洲角等地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加設夜診服務，減低對鄰近醫院使用急症室和病房的壓力。最後，我想談談公務員方面。我們過去一直爭取及要求政府盡早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以及適切調整紀律部隊的薪酬福利待遇。有不少紀律部隊人員向我們反映，現時他們的薪酬竟然差過入職學歷要求相若的政府文職人員。

此外，我亦希望政府考慮讓2000年入職的人員可以自願選擇把退休年齡由55歲延遲至60歲。事實上，政府在2015年已將新入職的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我認為政府應該一視同仁，考慮讓舊制紀律部隊人員自願選擇退休年齡，55歲可延遲至60歲，60歲可延遲至65歲。同時，政府應該全面檢討並提升紀律部隊人員的福利待遇，包括逾時工作補償、醫療和牙科福利，以及善用土地資源加快興建紀律部隊宿舍。最重要的仍然是泊車問題，如果紀律部隊宿舍未能提供足夠泊車位，以致紀律部隊人員未能出勤，會令市民受到安全威脅。所以，如果在紀律部隊宿舍能夠有較寬鬆的車位數目限制，可以幫助不少市民。我希望這些措施能夠應付他們住屋和泊車的需要。

主席，這次是我加入立法會後，第二次就撥款法案，即財政預算案發言。財政司司長最新一份預算案的盈餘較去年減少，而"財爺"今年也"減甜"。然而，大家也知道，我們的財政儲備其實較去年有所增加，預計會達到11,616億元，但今年很多利民紓困措施的力度也減少了。不過，整體而言，我個人仍歡迎這份預算案，因為我知道司長在預算案中下了不少工夫，就不同的社會問題提出新的處理方式，例如投放200億元購買60項物業，用作幼兒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等社會服務，以及吸納了我們的建議，撥款20億元支持興建過渡性房屋，並撥款6億元翻新公廁等。可是，對於一些中長期措施和建議，例如我們要求恆常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恆常代繳DSE費用等，"財爺"則表示有所保留，令我感到有些失望。我期望局方繼續聆聽意見，認真研究，希望中長期措施方面會有更多進展。主席，以下發言我會就今年預算案的房屋規劃、交通泊車設施、市政衞生和教育等方面講述自己的看法。在預算案發表後，我曾多次舉行居民大會及擺設街站，蒐集了不少市民的意見，亦希望當局可以細心聆聽。其實，香港社會現時有兩個痛處，第一個肯定是房屋，第二個就是公營醫療。在房屋規劃方面，我去年曾拿出一張房屋階梯圖表。

一年前，公共租住房屋輪候冊上有280,000戶，現時則是267,000戶，但一般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卻創了新高，需時5年半。我知道政府也很積極覓地建屋，包括提出現時討論中的"明日大嶼"計劃，又請市區重建局和香港房屋協會協力推出資助房屋等。"財爺"在預算案提到未來5年的公營房屋建屋量，今年的數目少於去年。

大家都期望政府可以提出更多中短期措施，例如加大力度推行過渡性房屋。

就着過渡性房屋，我知道很多團體希望申請政府的閒置土地、臨時用地或空置校舍作此用途，但其實絕不是易事。

就非政府組織申請空置校舍作過渡性房屋方面，我知道地政總署稍後會更新可作社區用途的空置校舍名單，因此我亦希望該部門可與教育局好好溝通，以便撥出更多空置校舍，供非政府組織使用。我早前在立法會亦提出加快推動過渡性房屋供應的議案，並得到跨黨派議員的支持通過。雖然議案沒有約束力，但我希望要求政府在3年內提供不少於1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希望政府會朝着這目標行事。主席，我留意到雖然近日樓價有所回落，但私樓價格與一般市民的購買力仍然有很大距離。政府確實要採用多元化方式，增加公營和資助出售房屋的供應，照顧基層及邊緣中產市民。舉例而言，政府應再邀請市建局推出更多"港人首置上車盤"，以及請房協再推出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原因是現時單靠香港房屋委員會每年出售約三四千個居者有其屋單位，是一定不足夠的。就如何開放房委會和房協轄下的資助出售單位，推行出租計劃以作過渡性房屋，我希望政府加快公布更多詳細資料。

我希望大家一同繼續爭取。除了增加房屋供應，市區重建亦擔當着相當重要的角色。自從市建局暫停需求主導重建計劃後，我們期待市區重建的步伐亦不應因此而停下來。根據政府的最新數據，全港樓齡達40年以上的舊樓有14,000幢，單計算樓齡50年或以上的亦有8,000多幢，後者全部集中於西九龍，包括油尖旺、九龍城和深水埗區，亦見於中西區。現時，政府說一切重建計劃都要先視乎油旺計劃的研究結果，然後才制訂未來的重建策略方向。這項研究涉及的面積很大，達212公頃，涵蓋3,000多幢樓宇。政府說今年年底研究便會有結果，更可能複製到其他地區。可是，此事關係重大，我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向立法會多加交代。

主席，預算案提到政府會加快推動"一地多用"的多層發展模式，以提供更多政府機構和社區設施，當中預留了220億元發展首批項目，包括在上環消防局的救護站用地。我知道上環的選址現時暫定發展為智能停車場。

然而，智能泊車有很多方法，包括我們經常提出利用橋底的政府短期租用地，提供誘因予私人停車場公司營運橫移式停車系統。這些建議都可以盡快推行，為何還要等10多年呢？談過停車場和房屋問題後，我也想說說環境衞生的問題。

主席，今年財政預算案草擬的時間，正值中美貿易戰打得如火如荼，本港經濟面臨危機。在這個陰晴不定的局勢下，財政司司長既要居安思危，也要回應社會的需要，同時又要推動經濟發展。有見及此，財政司司長以"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利民生"為主題，內容都是穩打穩扎，公帑都是用得其所，不會隨便花錢，強調錢是要用於刀口上。不過，當預算案公布時，中美已展開貿易談判，市場氣氛回暖，樓市股市回升，大家又當作無事發生。於是，又有人批評預算案"派糖"派得不夠，又指撥款不足夠。

所以，我們需要一份"穩經濟、保就業"的預算案，千萬不要因為香港市面暫且平靜，便忽視經濟的危機、忘記財政盈餘已由去年的1,400億元減至現時的587億元。即使財政收入大幅減少，預算案仍有做足一貫的利民紓困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及差餉、發放一個月的額外綜援金等。事實上，一份好的預算案必須因時制宜，如果司長明知收入大減、經濟出現問題，仍然盲目地大灑金錢，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相信，司長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不會為了博取一時掌聲，而去做不負責任的事。關於預算案的內容，首先，我認為預算案投放資源是對症下藥的，醫療問題便是最佳證明。近年，醫療問題備受社會關注，市民輪候公營醫療服務的時間越來越長，醫護人員流失的情況更日益嚴重，引入海外醫生的建議亦遲遲未能通過，公營醫療瀕臨"爆煲"。預算案就此撥出100億元作公營醫療撥款穩定基金，供醫管局隨時用來應急；另外用50億元添置醫療設備；用超過7億元以提高醫護士氣及挽留人才；增撥4億元擴闊藥物名冊。過去的預算案很少指明資金用途，相信此舉是為了加快投放資源，以助盡快解決問題。當然，當局要長遠糾正目前醫療系統的失衡，就須做好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另外，本港在發展創科產業方面雖然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但社會上仍然有意見擔心政府會虎頭蛇尾。今次預算案用了很多篇幅解釋政府已經展開相關工作，並指出至今已投入超過1,000億元。預算案亦宣布用55億元發展數碼港第五期，並承諾會繼續增撥資源以確保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如期發展，另會增撥8億元用於科研。我相信，預算案可以明確讓社會知道，政府有決心推動創科發展，繼續鎖定創新科技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今天楊局長也在席，我相信他是任重道遠，香港全靠他。此外，我亦留意到司長將稅務政策組調到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我相信司長是要加強稅務改革的工作。事實上，世界多個地方都先後進行稅務改革，以增強競爭力。我亦曾建議，政府應透過稅務改革，例如以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公司來港設立地區總部，從而增加本港的競爭力。所以，我期望司長盡快作出檢討，讓香港的稅制與時並進。預算案預留20億元，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我歡迎司長的決定，並希望有關工作盡快展開。事實上，房屋難題仍然困擾香港人。由於政府決定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私營房屋供應自然會減少，社會擔心這會令樓價飆升。我認為政府應該推動"明日大嶼"計劃盡快上馬，當長期土地供應有保障時，社會的擔憂自然得以紓緩。議員經常批評"明日大嶼"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但其實不少有識之士不會只批評，而是會想出新方法解決香港的問題。他們說只要政府肯用新思維，減省繁瑣的行政程序，便可以在10年內建成房屋，中期亦可多管齊下，發展棕地、農地以增加土地。我們的青年人經常羨慕新加坡"人人有樓住"，其實只要政府下定決心，我們將來也可以"人人有樓住"。主席，我想談談保險界關注的問題。我先申報，我是立橋保險集團的資深顧問。預算案倡議協助業界把握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的商機。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提出要支持粵港合作開發跨境汽車保險和醫療保險、推動保險產品跨境交易、支持跨境人民幣再保險業務、支持發展國際航運保險交易平台等，都令保險界非常興奮。不過，業界亦明白開拓跨境業務絕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辦到，業界會摸着石頭過河，現時希望先推動在大灣區開設保險售後服務中心及"醫保通"計劃。我已經多次向政府反映，希望政府能夠向內地相關部門爭取。長遠而言，我希望大灣區的跨境保險業務可以百花齊放、做大做強。

大灣區可以成為首個試點，運作成功後，可以逐步擴展到其他省份。目前構思中的售後服務中心，可以為國內客戶提供查詢、更改住址、申報、提交索償等服務，為客戶帶來便利。此外，業界亦正努力爭取在大灣區推行"醫保通"計劃，透過電子平台向大灣區居民銷售香港的醫保產品，運作模式可參考港股通的現行做法。主席，香港早已失去國際保險中心的地位，不少國際再保險公司及國際經紀人公司均先後將其地區總部遷往新加坡。業界樂見政府積極重建香港保險業樞紐的地位，但希望政府可以投入更多資源，先為業界找到足夠的人才，我們發展國際業務才會成功。

所以，特區政府應該協助業界，吸引國際人才來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吸引國際大型保險經紀公司來港設立地區總部，由這些公司帶動國際專才來港。此外，長遠而言，我建議成立保險學院，除了可以培養通曉國際業務的人才，更可以為本地業務培訓專才，令保險業得以持續發展，亦為本港青年人提供更多優質工作機會。

主席，在這一個環節，我會用少許時間多討論有關發展經濟，以及在香港推動新產業方面的一些意見。我留意到過去一段時間，多位議員同事已就多個不同民生項目表達意見，我嘗試集中討論經濟發展方面的意見。主席，政府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落實寬免海事保險業務一半利得稅的措施，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表示歡迎。

其實這種做法的確無助行業的發展。不過，很慶幸，政府在本年度施政報告及預算案均有作出積極回應，特別是就協助海事保險業而言，預算案中有關扣稅的安排，我們更表示歡迎。展望未來，我期望當局能盡快落實修改現行法例，將海事處處長簽署船舶豁免認證文件的權力，逐步下放至部門下一級管制人員，以進一步提升效率，強化海事處向本地註冊船隻提供24小時支援的協調和認證服務，從而吸引更多海外船隻在香港註冊，並使用香港的仲裁、海事保險等服務，推動本地經濟的發展。主席，我想強調，我們必須強化本地高增值航運產業的發展，推動香港成為真正高增值航運服務中心，也必須同時發展多項業務，包括船舶登記、買賣、租賃、融資、保險，以及航運管理、海事仲裁等高端服務。其實，我最希望政府能夠吸引更多船舶融資機構、船東、海事仲裁機構、海事保險公司來港設立公司，以便形成一個產業集群。這個產業集群形成後，我們才能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只有提供一站式服務，才能提升整個城市的競爭力。主席，英國在這方面的做法實在值得參考，他們做得十分成功。當然，英國在處理海事保險方面或高增值航運業方面的工作，起步比較早，已有很長遠的歷史。但是，我認為香港應該有能力急起直追，視英國作為參考對象。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就吸引我剛才提到包括船舶融資機構、海事保險公司、海事仲裁機構、船東等來港，制訂詳細的工作計劃和發展藍圖。政府會用甚麼辦法及採取哪些積極措施，吸引這些公司和機構來港？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多花工夫，訂出明確的規劃和目標。主席，我十分關心高增值航運業的發展，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香港絕對有潛力發展的新興產業，並可以帶動本地就業。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有其他牽涉很多就業人口的產業，其中包括保險業。

在2月份，國家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香港要發揮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並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以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既然香港在大灣區內最重要的固有優勢是金融和保險業務，透過擴大香港和內地居民機構進行跨境投資或保險業務，可以帶動整個大灣區的實體經濟發展。《規劃綱要》提到，推動內地與香港、澳門保險機構開展跨境人民幣再保險業務、支持粵港澳保險機構合作開發創新型的跨境機動車保險和跨境醫療保險產品，並探索建設國際航運保險產品等創新型保險交易平台。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最近大家開始提出有關跨境保險產品可以在大灣區為客戶提供理賠和售後服務的建議。

他們最希望由售後服務開始，往後逐步推進至香港的保險產品可以在大灣區內銷售。較早前，我亦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出質詢，局長當時給予一個明確的答覆，表示如推行先行先試，會先以機動車保險和醫療產品保險，作為最先有機會在大灣區落實所謂售後服務或理賠安排的對象。我慶幸得知特區政府已採取一些行動及進行規劃，但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告訴我們，未來有何進一步、更明確的步驟，以協助推動業界把"餅"造大。

主席，我藉此機會談談我對香港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意見。民建聯過去曾促請政府，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雖然本年度預算案提出了若干措施，不過都屬於"新瓶舊酒"。面對世界經濟的新格局、我剛才提到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經濟下行風險，我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增加對中小企的支援，特別是引領中小企一同開拓大灣區市場，迎接新的業務機遇。

我們過去曾指出，希望政府能恢復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幫助中小企渡過難關。

對於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安排，特區政府最近宣布有意設立法定冷靜期。

例如我曾多次表達意見，指香港海關負責執法處理不良營商手法的編制，過去3年也維持在190人，人手未曾增加。然而，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環境，投訴不良營商手法的個案越來越多，調查亦不容易。我們一直希望政府能增加海關人手，處理這方面的工作。

因應不良營商手法的運用，以及越來越多案件利用層出不窮、越來越複雜的手法以逃避調查及脫罪，政府應適時對人手作出調整。隨着情況發展，我相信40人可能未必足夠，希望司長日後在增加人手、增撥資源方面可以較為寬鬆。我要提出的另一點，我過去一直指出，香港現時仍未設有消費者集體訴訟機制。主席，我強調，我說的是消費者集體訴訟機制，而非全面集體訴訟機制。我說的消費者集體訴訟是保障消費者的其中一種渠道。

然而，很可惜，我希望律政司司長有機會聽到我的意見。法律改革委員會過去已就消費者集體訴訟召開20多次會議，但目前還未能向我們交代有關進展，我認為這種遙遙無期的處理方式絕對不能接受。因此，我希望政府當局聆聽我們的意見，盡快向我們作出交代。經召開20多次會議後，究竟消費者集體訴訟何去何從？

我們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了解。主席，我最後想指出，就今年度的預算案，我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問及關於各級法院使用屏障保護性罪行案件受害人或證人的情況。

我們希望重申，在性罪行案件中作供時使用屏障是要保障證人及受害人，這種安排為受害人或證人作供時提供保障。我認為司法機構有責任多作解說，鼓勵案中受害人及證人多加使用屏障自我保護。

政府應透過公眾教育及司法機制本身多做解說，鼓勵屏障的使用，以進一步保障就性罪行作供的受害人或證人。

主席，我想用4個人物的故事簡述我對今年財政預算案的看法。第一個人物是徐婆婆，她全名徐桃枝，71歲。這是她第二次在立法會發言。

甚至醫院要求他留醫，他卻因為要照顧76歲患腦退化症的老伴——他的太太——而不敢留院。這些故事在我們作為照顧者的身上屢見不鮮。

當照顧者真的別無他法，連自己都需要入院時，或在極緊急的情況下，當局可否派人上門照顧病患者，或將其送到一個提供暫顧服務的地方暫住？

如要獲得任何所謂緊急服務，須預先申請，並提供肺部X光片及醫生紙證明有關被照顧者適合住院。

如有能力的話，可以將被照顧者送到中心，讓照顧者先行處理其緊急情況。

大家都知道，這些個案警醒整個社會，怎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

作為一個男人，他自問已盡了力，他買餸煮飯，幫太太洗澡，處理她的大小二便，所有事情都幫她處理。

今時今日，在一個如此先進的社會，我們怎能讓一些家庭用這種方式作為唯一的解脫方法？

蘇太被稱為"巴士媽媽"，因為她不敢帶兒子乘坐港鐵。她有一個40多歲的智障兒子，他的牙齒全都壞掉，一張開口便好像科學怪人般。

數月前，蘇太不幸被診斷患上肺癌。她的肺癌源於一種特別的病變，我也不太認識。

不過，她連6個月的藥費也無法支付。事實上，她現時用的藥費，本來打算存到特殊需要信託，在她過世後供兒子使用。

這個活生生的例子，我正在跟進。醫管局未有正面反應。今早我才與聖雅各福群會商討，他們回應指沒有辦法，這是藥廠現時的要求。主席，上述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例子。

我感謝陳沛然議員提到，我建議就保障罕見疾病的病人權益立法；鍾國斌議員也提議，在400億元盈餘中撥出40億元購買藥物。

羅致光建議她打電話向勞工處求助。

在香港如此富裕的地方，為何不斷發生這種事？這些人物、遭遇、經歷是現今很多基層市民所面對的，上述個案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他們手握大權，一念之差可以幫助很多人，但他們偏偏不幫，偏偏緊守"大市場、小政府"及自力更生原則，實際上要市民自生自滅。他們手握全部儲備還嫌未夠，貪得無厭。

主席，發展局在3月19日公布"明日大嶼"工程的造價及初步估算，當時的說法是6,240億元，當然引起了社會上一番議論和質疑，認為政府刻意把造價說小了。造價包括交椅洲填海興建的人工島、為島上提供基建及連接人工島的交通網絡，以及所有需要在島上興建的基建設施等。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香港需要解決土地和住屋問題，但我們應該以聰明、合理及市民共同認同的方法解決有問題。

難道要把她找出來追究，叫她"找數"嗎？

為何政府在《逃犯條例》或民生項目上，也要使用這種伎倆蒙混公眾，而不坦白地、切實地去處理問題？

雖然我認為這項目可以做得更好，現時的步伐未算太大，但由上屆政府不願意聆聽，直至今屆政府上任後願意聆聽，財政司司長亦預留20億元推行過渡性房屋，我認為可以勉強接受。

我當然不希望其他部門重蹈覆轍。

為何一定要由下而上，要由非政府組織負責？

我們的政府很奇怪，經常稱財政緊絀、捉襟見肘，不過卻政治豪賭，搞"明日大嶼"計劃。

雖然現在未有終極結果，亦可能有人上訴，但政府不斷花錢在其他範疇進行"冤枉"的研究，為何對於由"丁權"案引申出來的900多公頃所謂鄉村式發展用地的未來發展用途，以及具體數據，有多少土地可撥出用作建屋或興建街市，政府完全不肯進行研究，為何政府會採取這種消極態度？為何財政司司長又不預留一筆款項，或各部門又不向財政司司長申請一筆研究費用以應社會所急？

我希望政府或財政司司長、局長及各部門官員在聽罷我的發言後也可以積極回應，希望我們可以長遠及整體解決在規劃上帶來的種種問題。

整體而言，這預算案並無帶來任何驚喜。2019-2020年度的政府開支持續增長，預計達到6,000多億元，較2018-2019年度高出13%，但財政盈餘由587億元縮減至168億元。政府資料顯示，2019-2020年度的168億元的預算財政盈餘，已計及由房屋儲備金回撥的212億元。如果房屋儲備金並無回撥政府帳目的話，政府就可能會出現預算赤字。由此可見，政府財政實力面臨不少挑戰，市民亦開始憂慮香港的經濟環境有否轉差的趨勢。因此，司長在制訂預算的時候相較以前審慎保守，我們能夠理解。不過，政府的一個重要功能是，透過財政預算和制訂財政策略，妥善分配資源，並且以市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從而在社會福利、醫療、教育、房屋、基礎建設等政策範疇做到最好。如果資源分配得宜到位、回應社會訴求及有效改善民生施政，政府自然會受到市民支持，得到掌聲。相反，如果政府不能回應需求，市民便會對政府怨氣日深，官民矛盾定必加劇。我相信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代理主席，上屆政府忽視教育發展，令教育開支佔政府的總開支和經常開支總額的比重，多年來持續下降。教育界對上屆政府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滿，認為這做法導致香港教育嚴重落後。眾所周知，教育經費不是單純的支出而是投資，要實現知識型經濟、培育優質人才，有賴高投資和高質量的教育。代理主席，在這個問題上，很多朋友都覺得，今屆政府上任後積極改善教育投資，在教育方面投放了很多資源。但是，我要強調，這是對數年來忽略教育、沒有投放資源作出的補償，現時還在"追落後"當中。我們留意到，今年預算案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不像過去的預算案般，有敘述教育的專門章節，而有關教育的內容散落在"創新科技"、"利民紓困"等段落。

預算案的教育總開支是1,240億元，經常開支約為900億元，按年增幅分別為12%及6%。我們留意到，教育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由上年度的3.9%微升至今年的4.1%，是近年的高水平，這是可喜的現象。不過，我剛才亦強調，這是教育總開支，我們應着重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但有關的升幅沒有那麼明顯。我們要強調的是，教育經費以經常性開支為主。在專上教育方面，預算案預留160億元，為八大院校增建或翻新校舍，添置必須的科研設備及實驗室等。2018年施政報告也提出，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的研究基金注資200億元，相信可以進一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特別是在研究方面。因此，教育界將有更多和更穩定的研究經費，應可吸引及挽留人才，我對此表示歡迎。不少高等教育界人士已經反映，很多實驗室殘舊細小，無法應付實際需要。對於能夠有額外資源改善硬件，高等教育界早已有殷切期望。對於香港高等教育的科研發展，這是一項突破瓶頸的措施，我希望相關設備不應局限於理工科目，也應適用於人文、社會及藝術學科。此外，司長亦提到未來5年額外撥款不少於8億元，資助指定大學及重點實驗室及科研中心，進行更多科研成果轉化工作，我亦對此表示歡迎。代理主席，在中學方面，政府預算動用經常性開支3億1,000萬元，實施"一校兩社工"，以增強青少年精神健康及提升抗壓能力，應付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雖然我歡迎這項新措施，但我亦請政府明白，在學校處理學生問題方面，教師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政府應同時改善中小學教師人手，提高班師比例，以便有充足的教師人手，應付日益複雜的教學和輔導需求，而小學亦應落實輔導教師及社工"一加一"的訴求。

然而，當中細節仍有待公布。代理主席，我再特別強調，大家不一定歡迎撥款，在"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下，政府提供的財政資助有兩種，一種會帶來教育能量，做得更好，令一種則會帶來更大的負擔及壓力。所以，錢要落到實處，亦要花得好，才能真正帶來好處。我們看到"中學IT創新實驗室"未有完整計劃，包括課程、師資和輔助人手的配套，在這些方面均應非常小心。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與教育界，包括校長和老師一起商討，把這個項目做得更好。我們非常樂意與政府商討，以配合學校的需求，例如我們有資訊科技統籌員的職級，也有切實的做法支持STEM計劃，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施政報告提出教席全面學位化及改善中層管理，牽涉到中小學兩方面。在預算的總目收入分析中也就此作出跟進，包括在2019-2020學年在公營學校全面推行教師職位學位化，學校可因應校本情況分兩年全面落實計劃；增加公營小學中層管理人手，以及理順校長和副校長的薪酬。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很希望在隨後的立法會撥款過程中，能夠盡快通過撥款。此外，預算案延續了兩項減輕學生和家長經濟負擔的措施，包括為有需要學生發放一次性津貼，津貼額亦由去年的2,000元增至2,500元，以及為中學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這兩個做法也是可取的，當然，當局可以繼續探討如何進一步作出改善。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惠民措施。代理主席，最令教育界失望的是，預算案沒有就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等着墨，成為很大的真空。我認為政府應盡快填補真空，並透過以下措施整體提升教育質素。

不過，政府一直宣稱對教育的投資絕不手軟，而且從數字上看來似乎有所增長，但只要我們細心觀察，便會發現不少教育開支都投放在與教育有關的不同基金上。這些基金雖然支援教育項目，但不少基金列明政府注資的款項只用作種子基金，即不會立即使用，所衍生的投資收入才會用來應付營運需要。因此，大量公帑經常凍結在與教育有關的不同基金上。政府的教育開支總額在名義上或有所增長，但真正可用的錢其實微不足道，根本不足夠。代理主席，今年我就預算案提問時，提到由教育局管理的為特定教育用途而設立的基金。教育局現時共管理9個基金，佔政府約25個基金三成多。政府資料顯示，這20多個基金的結存總額超過900億元，相當於今年預算開支的15%，而以與教育相關的9個基金已超過530億元，即接近六成，當中還未包括即將向研究基金注資的200億元。就優質教育基金而言，基金的推出年份是1998年，注資額是50億元，但截至2018年，基金結餘為90多億元，超過注資額接近1倍。

代理主席，數以百億元甚至達千億元的基金種子金被政府凍結，是否極大的浪費呢？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恰當地使用這筆錢，會否更好地改善教育和民生呢？

其實，我認識"黃姐"已兩年，她是經常到訪我在上水石湖墟的辦事處的街坊。一位長者服務政府多年，最終只得到非常微薄的退休金，無法讓她找到一處很卑微的居所，生活方面就連糊口也談不上。"黃姐"的故事其實是香港許多貧苦大眾，尤其是貧苦長者的縮影，但香港的社會卻非常富庶。這是香港最大的諷刺。香港是全世界樓價最高的城市，但同時亦是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這城市有繁華的一面，亦有不堪入目的一面。香港這城市已患病，而且病得非常、非常嚴重，影響到非常多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民主派、民主黨多年以來一直要求政府制訂全民退休保障；然而，政府即使坐擁以千億元計的盈餘，仍然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卻可以輕率通過種種浪費公共資源的項目。我希望政府應為香港長遠着想，在政府財政穩健的時間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我剛才談及香港的房屋問題，而現時在席的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當然，房屋問題絕非在今屆政府任期內才出現，而是多屆政府一直累積下來的問題。

接下來，香港的樓市不斷上升至現時失控的地步，受影響的不單是基層市民，連很多中產和專業人士也受影響。很多年輕的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想為結婚而置業，但往往仍需要他們的父輩支持，否則靠自行儲錢也不知要儲多少年。民主黨看見如此嚴重的房屋問題，因此這麼多年來，一直支持政府盡量多興建公營房屋，私人土地方面亦應有穩定及充足的供應。在東北發展方面，民主黨原則上支持，但當然要做好所有安置及補償的政策。在發展局牽頭下，居民不少的訴求當局已回應，但仍然有未解決的問題。我早前曾向發展局的官員表達意見，包括居民租住香港房屋協會的安置屋苑時，政府能否提供租金優惠，因為居民的積蓄和收入絕對符合租金優惠的標準，只是過往種種政策遺留下來的問題使他們未能符合有關的資格。至於其他有關東北地區村民"上樓"的問題，我亦希望政府盡量彈性考慮他們的分戶要求，以及所飼養寵物的權益。

鑒於未來新界東北將有20多萬新增人口，政府應有相應的交通基建設施和配套。至目前為止，我仍未能看到政府有甚麼好的改善交通措施，足以應對未來10年東北發展及皇后山發展所新增約30萬的人口。我多次與運輸及房屋局官員討論由新界東北直達市區的方法，必須有公共交通接駁，而政府應預留足夠的財政儲備投放在這些基建配套上。我知道政府現在已改變過往的思維。政府表示，過往要求地區內有足夠人口並達至某個標準，政府才會提供某些公共設施，但現在做法已更改，便是視乎未來需求的估算來預早規劃，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是，以東北為例，我到現在也看不到政府有大刀闊斧的計劃進行基建，以應付未來遷入東北的人口、跨境旅客及東鐵綫沿線人口。所以，我希望政府盡快處理。

最重要的，是局方要做好把關的角色，是其是、非其非，絕對不可以將黑說成白，將是說成非。不對就是不對，絕對不可以因為甚麼壓力或嘗試淡化掩飾醜聞，而把一項這麼重大的公共基建醜聞壓下去。

雖然我們已有超支的準備，卻不可以讓人予取予攜。主席，鑒於近年樓宇老化問題非常嚴重，我希望政府除了成立基金支援業主更換老化的升降機及提升安全組件外，亦要做好監察工作，確保這些計劃不會被濫用，以及不會有不法分子嘗試進行圍標勾當。當然，不單是升降機工程，就是日常樓宇維修，我們也希望政府加強資源，尤其是讓市區重建局做好"招標妥"計劃。現在的計劃讓不少業主有參考價格，亦對工程有一定程度的監管。但是，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在現時的"招標妥"計劃下，業主提交申請後，市建局只會協助業主招聘顧問公司，而不會干涉承辦商的工作水平和施工質素。我希望政府"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西"，既已走了這麼多步便增撥多一些資源，讓市建局指派的獨立顧問替業主抽驗一下工程質素。這方面的開支非常有限，但對於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而言是絕對值得推行。這個做法會令不法工程人員和圍標集團知道，如果工程造假，萬一被抽中檢驗，便會受到很嚴厲的處分，並要承擔後果。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有遠見，就圍標問題要再多走幾步，以作打擊。主席，我最後想說的是，政府應該繼續增加資源，支援罕見病患者。香港這麼富庶，不應該讓任何病人因為沒有錢而等死。過往，因為經濟問題卻等不到資源而最終離世的病人不計其數，香港不應該讓這些悲劇繼續發生。另外，政府亦應該增加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他們可能有身體問題或心理問題。小朋友的歲月是不能追回的，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往後即使有很多輔助和治療方法都已無法彌補所失。我希望政府盡量體恤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照顧他們和家人一生的幸福。主席，我想說的最後一點，就是我很擔心現時《逃犯條例》的修訂，會嚴重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不少外國商會已先後發表聲明，本地傳媒和商人亦表示擔憂。政府如果"霸王硬上弓"，令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斷惡化，香港的法治和人權狀況不斷倒退，香港便將會失去我們唯一的競爭優勢——就是香港的法治。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年公布財政預算案的時候，財政司司長估計本年度有587億元財政盈餘。不過，在公布預算案之後，政府2月底公布的盈餘已經上升至998億元。按照這種財政狀況及參考去年同期的數據，即使是最極端的例子，在3月出現赤字，今年的盈餘肯定超過587億元，甚至有機會達到700億元至800億元。民主黨在財政司司長公布本年度的預算案後曾經提出，政府的關愛共享計劃——俗稱"派錢"——只動用了110億元。今年預算案的紓困措施大約是400多億元，仍然有大約150億元盈餘，因此絕對有能力"派錢"或紓困。現時盈餘再增加數百億元，如果財政司司長此刻仍不願意與市民分享成果，就是愧對300萬被遺忘了、未能受惠於退稅或退差餉的"N無人士"。因此，民主黨重申，在現時400多億元的紓困措施中，其中320億元用於退稅及免差餉，而大部分家庭主婦及接近200萬無須納稅或只須繳交數百元稅款的"打工仔"，即共接近300萬人，其實未能受惠於預算案的紓困措施。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政府不作調整，令到"N無人士"可以得到一些公平合理的受惠，這就是無良政府的所為。我再多說一遍，是林鄭月娥政府無良、陳茂波政府無良，是無良政府的所為。主席，同樣地，政府在預算案中提到要"進一步善用未來基金"、作"多元化投資"、"在爭取較高回報的同時，鞏固香港作為金融、商貿和創科中心的地位"，其實是否又打算把香港人的儲備用作推行更多政治任務呢？過去，未來基金受外匯基金投資管理制度所規範，但未來基金日後是否受同樣的規範？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政府對我這項問題的書面答覆是："待收到小組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後，政府會作詳細考慮，以決定是否對'未來基金'日後的投資策略及安排作出調整。"金融管理局之前已經開始把小部分外匯基金的資產投資在"一帶一路"項目，要與國企合作。在未來基金的問題上，政府亦要開誠布公，告訴市民如何運用未來基金。即使不是應用在"一帶一路"項目，政府會否利用未來基金繞過立法會，以配合"明日大嶼"的發展呢？我很希望以上的想法不是林鄭月娥所謂的"理財新哲學"。真正的理財哲學，是應該把政府的盈餘公平分配，用得其所。特別在房屋的問題上，雖然香港房屋委員會現時財政仍然尚算穩健，但難保一天因為政府已經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房委會因需要興建更多公營房屋而需要更多注資。現時政府抽走了房屋儲備金，是一種欠缺承擔和決心的表現，實際上令到市民十分擔憂政府會如何管理及使用本港的財政儲備。主席，香港的房屋供應不足，特區政府說原因是沒有土地。最近法庭就一宗關於丁屋的案件作判決，說用私人協約或換地方式在官地上興建丁屋不屬於傳統權益。市民就會問，政府目前有超過900公頃鄉村式發展土地預留作興建丁屋之用，是否有潛力釋放一些作住宅用途，特別是用以興建公營房屋？

無論如何，運輸及房屋局、發展局或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都應該盡快向社會公開政府目前預留作興建丁屋的土地的分布情況。記憶所及，林鄭月娥在2011年擔任發展局局長時說"丁權無限多，相信鄉議局會要求持續供應丁屋，這對土地造成很大困難"。這是林鄭月娥當時說的。而據地政總署2012年1月提供粗略的土地儲備資料顯示，當時可以興建丁屋的土地有1,620公頃。到了2012年7月，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供數字，未經批租或撥用的鄉村式發展用地有1,200公頃。到林鄭月娥出任特首，去年10月宣讀施政報告時，她說有900公頃是預留作鄉村式發展，即預留作興建丁屋的用地。我在剛過去的財委會特別會議上不斷向政府不同的政策局查詢，之後又提交補充問題，內容包括這些土地當中牽涉多少幅土地、每幅土地的地理位置、面積及分布如何、有哪些是設有基礎設施可以作房屋供應用途、有哪些及多少土地可以興建公營房屋？主席，很可惜，我們今天已經辯論預算案，辯論在晚上8時就結束，政府竟然至今未能夠向我們提供書面答覆。這是一個大問題。現時討論的900公頃不是少的數目，我希望政府盡快提供更多資料，讓社會有足夠的數據和資料進行分析和討論。

當然，這是用民間能夠掌握的數據，是暫時最好的分析，但政府絕對有責任向我們提供有關的詳細分析，我希望政府行事公正嚴謹一些，盡快提供詳細資料。主席，最後，我和其他同事一樣，談談影響我們重大的經濟發展、最近提出有關《逃犯條例》的修訂。主席，這項建議真是會傷筋骨的，當中有數個層次十分重要，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大營商環境影響深遠。

其他國家，包括我們主要的貿易夥伴、對香港十分有影響力的不同國家，從政治角度，會否認為修訂《逃犯條例》後，香港仍然實施真正的"一國兩制"呢？情況是否已超越對方的底線，令他們相信香港已經出現他們不能接受的某種模式，影響他們國內的政策與法律，從而嚴重影響香港的商貿和經濟環境？我也無須說，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和歐盟等。第二個層次，是不同國家的商會及其代表究竟是否認為香港有別於我們的競爭對手？

當然，再低一個層次，是他們會否認為香港不夠安全？所謂不夠安全，不是指走在街上會被人打劫、被人插兩刀或搶錢等，因為香港最近十多二十年的治安也做得不錯，這方面可以從罪案數字反映。

即使是其他國家的商人到內地經商，對於何謂"不同商業道德運作的地方"，怎會不明白？

香港將來變得不安全，因為其他商界人士會認為，香港從法律上已連接一個低法治的地方，便是我們的國家——內地。我十分傷痛地說這些話，但時候未到，便是時候未到，習主席說依法治國，但要給他時間執行。可是，因為林鄭月娥"擦鞋"，令香港傷筋傷骨，破壞香港成為中國夢——有可能成為和平統一台灣的示範的機會，這真是很大的失誤，她應該要下台......
主席，財政司司長於2月27日宣讀財政預算案後，我的評價是，這份預算案蕭規曹隨，沒有甚麼驚喜，但屬穩健，他的風格是跟隨過往的模式。

此外，在社會服務上，為改善民生，預算案亦提供了不少資源，令醫療、教育、長者等獲得足夠的分配。政府在分配資源之餘，亦能維持豐厚的盈餘，根據最新數字，本港的財政盈餘達12,000億元，財政司司長在這方面做得好，我認為他的預算案可以安全着陸。不過，有幾方面仍然不足。第一，在引領經濟發展方面不足。第二，對於香港的結構性經濟問題，預算案中並無提及。第三，在帶領香港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比較落後。先談第一點，為何在引領香港經濟發展方面不足？眾所周知，香港的經濟發展主要的瓶頸在於土地和人手不足。

樓價恢復上升。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花了1年多的時間，有關棕地、農地、填海、岩洞的建議，其實所有人都知道，這些建議已說了幾年，原來政府沒有招，沒有新的土地供應策略。待"明日大嶼"落成需要一段時間，所以樓價恢復攀升。因此，在土地瓶頸上，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和在席的官員——我很高興看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環境局局長在席——能夠有新思維，真的think out of the box。另一個瓶頸是勞工不足，勞工不足不只限於高端醫療人員，例如醫生和扶助醫療人員，而是各行各業均如是。例如運輸，陳局長都知道，立法會多次討論司機不足的問題，區議員也經常接獲小巴服務不足的投訴，我們跟小巴公司商討，他們表示請不到足夠司機，巴士公司和村巴公司也同樣表示請不到足夠司機。我發覺酒店在2時半後，只有一間餐廳營業，其下午茶餐原來只是一杯茶加一件糕點，其他可供選擇的只有點心和叉燒飯，這證明雖然這間六星酒店富麗堂皇，奈何沒有人手，酒店竟然提供茶餐廳的食物。所以，如政府真的要推動香港發展，包括香港作為國際餐飲中心、雞尾酒中心......最近公布的亞洲首5間餐廳，香港較新加坡少，當然亦較東京、曼谷少，台灣只有一間，排名50。這些土地和勞工不足的瓶頸問題，政府應設法克服。在競爭力問題方面，除了這兩個瓶頸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外，有個別行業亦面對嚴峻的挑戰。易志明議員曾表示，香港的貨櫃業收入大幅下跌，貨櫃業去年的排名已經下跌至全球第八。

有本港貨櫃業的行政人員以"苟延殘喘"4個字來形容香港目前的貨櫃業，因為香港的貨櫃價格高，而整個大灣區的吞吐量是6,500萬TEU，香港根本沒有那麼多生意。

我們若不這樣做，香港便無法成為真正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我們在吸引可持續投資方面落後，我們的聲譽並不太好，我們任由私募投資公司掠奪市民的血汗錢，以推高其股價和其高管人員的薪酬，擴大貧富差距。

主席，我想就財政預算案的預算，重點談談有關醫療的部分。政府在2019-2020財政年度醫療方面的經常開支預算將會增加10.9%，總開支預算為806億元，我對此表示歡迎。

大家都知道，民建聯最近提出了一項法案，希望想方設法增加更多誘因，吸引更多海外醫生來港服務。

1991年本地培訓的醫生每年258人，但到了2014年依然是258人，即是過去20多年一直是零增長。

他們本來滿腔熱情，希望為市民服務，幫助病人或有需要的人，豈料最後卻勞碌得連自己也倒下，變成病人。

"財爺"，嬰兒基金是個好建議。假如你是諸葛亮，我們這些參與研究工作的人便是臭皮匠，所以請你相信我們。

關於這方面，我會另行約見"財爺"討論，我相信他一定會支持我提出的嬰兒基金建議。多謝"財爺"，多謝主席，謹此陳辭。

還有其他有助小朋友和學校的措施，在"兒童及青少年服務"部分提出實行"一校兩社工"——剛才已有議員就此發言，我不在此重複——相關開支約3億元。

這種教育政策並非為教育服務，而是為創科、基建、大灣區服務，以及為配合國家政策、媚共及"擦'阿爺'鞋"而設。為何香港的教育政策及預算案作出這些安排？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香港的教育體制是否沒有值得投放資源的地方？不同黨派及跨黨派對此有很多意見，真的是急市民所急。例如，多年前提出的15年免費教育，至今尚未成事；還有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稚園，家長仍在支付幼稚園學費——我申報我是其中一名家長。

幼兒教育還有許多問題，例如幼師薪級表的問題。

在環境政策方面——局長今天在席——環境政策在預算案中只佔極少篇幅。

我聽到一種很可笑的說法，原來環境局局長的民望不算低，因為其他司局長表現很差，為香港帶來很多麻煩，而環境局局長沒有做過甚麼，所以民望高。

不但沒有時間表，連提也不敢提，連可再生能源佔整體發電的百分比及目標為何。

所以，我可否說局長真的是無為而治呢？

應對氣候變化，解決香港回收業面對的問題，花費多少錢，為何隻字不提？

所以，我們從"林鄭"政府的施政策略或風格看到，在一些少修少補的問題上，公關工作做得很好，懂得收買人心。但是，在涉及市民的核心利益或解決香港的核心制度問題時，政府十分保守，及與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斤斤計較。

保安局的薪金開支預算是8億1,900萬元，人手編制為270人，而局長的月薪是335,000元。

接着，當局自製矛盾阻礙修法。台灣殺人案的疑犯回港後一直被拘押，本月29日判刑，可能會當庭獲釋。但是，保安局2018年年初已知道發生該案，如要進行逃犯引渡，應有幾種方法。但是，當局偏偏拖延至今年2月才提出修例，並狼狽地表示要在4月29日前通過法案。

主席，中產階層對於政府徵稅，特別是亂用公帑，一直很有意見，主要因為他們受惠於公帑的機會不多。

今年財政預算案開支超過6,000億元，但為何仍有不少負面批評呢？

我早前在行政長官答問會詢問特首關於政府服務被拖欠費用的問題。一些欠費人士，特別是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理直氣壯不繳費而又不用承擔責任，多宗事例的發生令香港變為一個"走數之都"。我再舉出一些例子讓大家重溫，包括去年的法庭偷拍案件，一位人士被罰款接近20多萬元訴訟費，我相信這筆費用一定尚未收取。過去5年，醫院管理局每年平均有6,550宗欠費個案，而過去3個財政年度，政府各部門的撇帳總額每年遞增，由2015-2016年度的2億9,000萬元上升至2017-2018年度的5億4,100萬元，這尚不包括政府表示未能提供數據的公營機構及資助機構。

以上種種例子，政府絕不是犯了無心之失，而是有心卻沒做好預防工作及之後的跟進工作。

這種不問收穫的"冤枉錢"花得實在太令人失望。

我希望當局或財政司司長考慮就此多做些工作，令我們心情稍為舒暢一些。

我想舉一些例子，相信很多市民會有共鳴。

錢越用越多，但衍生的治安問題卻越來越多。

然而，奇怪的是由回歸至今20多年來，菲律賓一直是與香港設有一般性遣返安排的其中一個國家。所以，如果議員擔心有冤案，我們不如先處理菲律賓的鄧龍威冤案。

派發4,000元只是小事，但對於在外地受冤獄的人來說意義重大。這表示我們沒有忘記他，仍然把他當作是"香港之子"之一。事實上，他不能身在香港，但無論從法理或個案而言，我們都必須認定，被迫在囚人士屬於沒有離開香港的永久性居民。申領資格方面是沒有問題的，唯一只是技術上，他不能夠親自攜帶身份證來申請。

現時預算案建議新增近3,500個公務員職位，當中哪些職位有需要、哪些職位沒有需要可以辯論很長時間，但有一個大問題是應花的錢不花，應加的人手不加。律政司表示，負責人員要同時負責其他職務，不能分身處理估值高達800多億元的華懋慈善基金。

司長、局長、各位議員，這更能解決多年來為人詬病的郵輪碼頭交通配套的問題。

這證明當區的用者也不太介意有此安排，而這安排可以很快處理很多問題。

我說的可能相對是較小的議題，但都是很多香港市民，特別是中產市民關心、痛心、覺得不值得的議題。

主席，我動議就《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的二讀辯論現在中止，辯論在2019年5月8日的會議再續。

贊成的請舉手。

《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會在2019年5月8日的會議上再續，屆時會由官員回應。

6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在2019年3月2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2019年專利規則》。

簡單而言，為了讓市民易於明白，我們將上述制度統稱為"新專利制度"。

這次修訂涵蓋提交和審查原授專利申請的詳細規定及程序；短期專利批予後的實質審查的詳細規定及程序，亦包括各項費用和其他技術性修訂。為甚麼我這麼關注這項專利規定呢？因為香港現在着意發展創新科技，以我最關注的金融業來說，金融科技的創新需要靠很多專利註冊來保護這些產權。對於這次修訂，我在事務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討論階段提出了數個觀點，有些剛才周浩鼎議員也提過。第一，我們要求政府培育一隊強大的專利專業團隊，以配合這項法例的通過。政府當局當時的回應是，會盡快發展本地在多方面科技的檢查及審查能力，務求符合國際標準，以及為潛在人力需求訂立一些長遠計劃，但政府會視乎接獲多少專利申請，才決定會培養多少專業人才。

我在"推動金融科技中心發展，鞏固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議案亦曾提及，香港和新加坡現在競爭很熾烈，無論在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學術研究等方面，都拼個你死我活。

雖然政府表示，已經比較過本港與其他地區的收費，認為本港的收費具競爭力，但是香港若銳意發展創科，收費不但要具競爭力，還必須有吸引力。

好的，我想說的最後數句是，政府除了就各項專利申請的雙邊及多邊安排進行磋商外，亦應該考慮在新專利制度運作初期，為專利申請人提供資助。

因為相關立法會小組委員會需要更多時間審議和討論。